首先，我希望市民和各位同事回憶"一國兩制"的整個法治設計背景。

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第二段引述是鄧小平在1987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如果中央把甚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各位，從《基本法》的制定及當中的條文，便會看到其實在江澤民和鄧小平的說話的意思中，設計了一個機制，就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大家有各自的法制。北京唯一可以干預或影響香港法制的，便只有"數扇門"。按照我對《基本法》粗淺的理解，這"數扇門"包括《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將一些全國性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令其在香港實行；然後，第二十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這些是制定《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時引述的條文；另外，就是大家提過很多次的《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及一百五十九條。

這種破壞首先見於，人大常委會並非根據《基本法》第十八、二十、一百五十八及一百五十九條而作的決定被採納作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的法源。

他的修正案建議在弁言加入一句"為免生疑問，弁言中所提述的文件不屬《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加入這句的實際目標，是希望將一段被不正當地破壞的中港法制之間的關係，重新透過這句話獲得確認及正確表達。就正確表達中港法制之間的關係，我留意到，有些保皇派同事不知道是無心裝載，還是刻意為之？

她的觀點否定了一個很基本的設定：前述4項《基本法》條文對於人大常委會具約束力。

而正當的做法應該是：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那"數扇門"：第十八、十九、一百五十八及一百五十九條作出解釋。當然，最低限度謝偉俊議員能欣賞郭榮鏗議員這項修正案背後的想法，並支持他的修正案。說回《條例草案》本身，市民可能聽我們說了這麼久，仍未能很形象化地理解。

就是在香港的地域範圍內挖一個洞，而這個"洞"本來注滿香港法律的"水"。當挖了這個"洞"後，首先將香港法例的"水"抽走，再注入中國法律。注滿這個"洞"後，還找來人家的武裝部隊來執法。然後，還未嫌做法複雜，要將香港有關條例中的保留事項，又再注入這個"洞"。

其實，混到最後，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已經給弄到很糊塗。而這種糊塗，其實很影響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對自己在這個地方生活是否仍然得到保障的信心。

但現時這種"雞尾酒"的玩法，其實會令我們的信心動搖，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香港的法制正處於何種狀況。代理主席，在內地口岸區這個"洞"內，究竟這杯"雞尾酒"是如何"混"出來的呢？其實議員已提出過數個問題，以及提出修正案。

第二，又或是第二個嘗試，就是郭家麒醫生提出的修正案。

第一個是"內地法律"，第二個是"內地派駐機構"。

這與涂謹申議員相關，就是我們可否向中國大陸政府提出在這份名單以外加入其他人員；如可以，那應該怎樣提出？

"《條例草案》沒有就此定義，那我們便向政府查詢，而律政司向我提供了一個很奇怪的答案：雖然《條例草案》並無就"內地法律"作出定義，但按一般理解，"內地法律"包括中國憲法，以及所有在中國行使的成文法、規例等，而且原來更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為全國性法律，原來也屬"內地法律"，亦即是說在內地口岸區同樣生效。

內地法庭會否處理呢？這就是整體《條例草案》的"雞尾酒式"法治，把中港兩套法制互相混合，令人感到混淆的具體狀況。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表明，對於9位立法會議員合共提出的24項修正案，我全部也會反對。不過，我想強調我並非為反對而反對，亦非因為提出修正案的9位同事均來自反對派陣營，便盲目反對。我的投票取向是有根有據的。首先，張超雄議員、朱凱廸議員、陳志全議員及毛孟靜議員也提出不同形式的日落條款，訂明條例在刊憲生效一段時間後便會自動失效，希望迫使政府在指定時間內檢討條例的落實和執行。我認為這種做法相當無聊，因為即使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在所謂"日落"之前沒有出現大問題，政府亦要另行立法延續條例的有效日期，可謂費時失事，而且隨時會再被人用以進行"拉布"。最壞的情況是條例無法在"日落"之前延續，令"一地兩檢"安排被迫暫停，為香港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亦為市民及旅客帶來不便，甚至可能成為國際笑話。相反，如果"一地兩檢"安排不幸出現重大的法律或執行問題，相信政府亦不會待指定的"日落"期限才處理，一定會立即進行檢討和處理，而如果有需要，甚至會緊急修例。因此，我認為日落條款根本是畫蛇添足。對於范國威議員、郭榮鏗議員及譚文豪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同樣有點多此一舉。范議員要求條例在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後失效，但如果香港高鐵真的不知因何故終止運作，根本不會有人在西九龍站過關，難道他們會走路軌北上嗎？郭榮鏗議員要求訂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不屬《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亦是畫蛇添足，甚至是自己嚇自己，因為根本沒有人說過《合作安排》是《基本法》的一部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只是確認兩地政府簽署的《合作安排》合法和合憲。譚文豪議員要求訂明本條例只適用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站，不會適用於其他鐵路或口岸。其實法案的名稱已經很清楚，名為"《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當中條文亦沒有提及其他鐵路或口岸，故無須多此一舉，加入這樣的一項條文。對於郭家麒議員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要求部分香港法律及法庭命令可以在被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內地口岸區繼續執行，其實變相推翻《合作安排》，增加內地人員的執法難度，製造"一區兩法"的混亂情況。最後是陳志全議員提出要求新增多項專門針對內地人員的刑事罪行條文，最高可判監30年及罰款1,000萬元，我認為相當離譜，而且帶有嚴重歧視，好像把所有在高鐵西九龍站工作的內地人員視為汪洋大盜般看待。陳議員一向高舉平權、反歧視的旗幟，由他提出這項修正案真的很諷刺。如果內地人員真的不依法過關又不守法，蓄意離開內地口岸區並在香港口岸區觸犯香港法律，便應按香港法律處理，不應因他們是內地人而度身訂造一套全新、極苛刻，而且罰則超重的刑事罪行條文來針對他們。
代理主席，我會作簡短發言，反對9位議員提出的24項修正案。事實上，這些修正案均無助解決他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種種疑問，其中一些修訂，如制訂不同的失效日期和引入罪行條文等，更一貫充斥着對內地和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只會為法例執行帶來不確定性。特區政府早於2000年已經提出興建高鐵香港段的構思。這段全長僅26公里的鐵路，由構思到預計今年9月通車，足足花了18年。由無到有，來之不易，我們應該鼓勵特區政府的"做事"文化。因此，藉着今天的發言，我認為應該感謝特區政府的擇善固執、數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不懈努力，以及參與高鐵項目設計、管理和施工的工作人員所付出的辛勞，讓高鐵這項重要的運輸基建快將可以正式服務市民。高鐵香港段通車後將大幅縮減往來香港與內地主要城市的時間，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社會和經濟聯繫，為香港未來中、長期發展注入新動力及創造新機遇。"一地兩檢"是發揮廣深港高鐵項目最大效益的首要關鍵，所以我支持通過無經修訂、由政府提交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我希望政府在完成"一地兩檢"的立法程序後，迅速把工作重點放在高鐵運行的安全性和營運的便利性上，排除一切安全隱患，讓市民安心乘坐高鐵出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雖然已經獲准經銷由香港出發或以香港為終站的18個城市的車票，但卻未獲授權發售由香港往來內地其他城市的車票。我期望在9月高鐵正式運行前，政府及港鐵公司可與內地政府及相關鐵路營運機構達成便利市民的購票選項。邁進高鐵時代是香港人的期盼。儘管現時的過程有些波折，但我希望《條例草案》可以盡快獲本會三讀通過。

正如我剛才簡短闡述，香港的自治權有貨幣、司法管轄權及立法機關，即香港本身的立法權力，而當中司法管轄權令香港人引以自豪，我們稱香港為法治之地。我們講求有一個程序，不知是否公義，但最低限度有程序上的公義。然而，《條例草案》明顯有一些條文與我們過去理解的司法管轄權有所抵觸、互相違背、互相矛盾。

就具體的內容而言，我舉例，陳淑莊議員提出刪去第73條，該條為在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情況，斷定權利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

理由很簡單，香港的司法管轄權相對不完整或完備，所謂至高無上的權力並不在於香港終審法院，當出現法律憲制爭議時，最終會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釋法的方式來決定。

當香港的法庭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捍衞法治，釋法的行為引入外來的權力，把本地法治的漏洞越挖越大，這就是釋法的明顯禍害。

換言之，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區將會是較1997年前、數十年前的九龍城寨更"三不管"的地帶。當然，這是站於香港人的立場來理解，代理主席是不會認同的，因為內地口岸區還有中國內地法律來管理。

我不認為這是小修小補，其實這是修正案最重要的部分。第二，說回普羅大眾能夠理解和明白的問題。

代理主席，這個世界不會如此奇怪吧？

不要說到這麼複雜，甚麼司法管轄權、法治、憲制、最終權力、是否要釋法、誰詮釋條文等，只要問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的議會有否可能通過一項法案，將自己的腎臟割走呢？不僅是限制本身某些權力。我剛才提出的這個問題，我是有答案的。事實上，香港過去20多年是發生過議會將本身的腎臟割走。我並不是指修改《議事規則》或限制議員發言的權利。在20年前的1996年，臨立會成立，正正就在深圳河以北，將香港人的一些自治權力削走，包括兩件事：第一，廢除集體談判權；第二，還原《公安條例》。

所以，代理主席，為何我認為要支持......
代理主席，周浩鼎議員和張國鈞議員分別於昨晚和昨天早上，點名和不點名地引用我去年於東北案判決後在晚會上所作的言論，對我和整個民主派作出攻擊和揶揄。我必須承認，我的相關言論表達欠佳，我也希望為我的失言向東北案的13位朋友和社運界的朋友致歉。代理主席，不過，失言是一回事，失德、失信是另一回事。當周浩鼎議員昨晚大言炎炎，指斥民主派提出修正案是禮崩樂壞時，我只想說，在整個議會內，每一位議員都有資格說禮崩樂壞，除了代理主席的這位黨友。

"這項修正案非常重要，因為它確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效力，是對人權最有力的保障。代理主席，這並非信任與否的問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按照數項國際人權公約，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而訂立的法例。當時英國是締約國，亦已落實數項公約。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亦通過本地立法，確立公約內對人權的保障，惠及香港市民。香港固然不是一個國家，更沒有資格簽訂公約成為締約國，但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也算是與其他民主社會看齊，履行了國際公約的義務，與國際標準看齊之餘，也能與國際接軌，保障人權。內地政府亦簽署了這些公約，代理主席，中國同樣是締約國，但事實上，它並沒有落實這些國際公約，也沒有訂立相關或類似的人權法。如果我們現在任由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通過，在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全面實施內地法律而非香港法律，代理主席，客觀的事實將會是甚麼？屆時站內的香港人將不再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

因為有太多案例顯示，內地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並無與我們相等的執法意識。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銅鑼灣書店事件。此事廣經報道，我也不想在此作太多解讀或演繹，但客觀的事實是，這事件同樣發生在香港，同樣涉及香港人，相關人士被送往內地，在鏡頭面前作出認罪等，這些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是匪夷所思的。代理主席，我們幻想一下，如果將來在內地口岸區發生同樣的情況時，香港人在香港的土地上不能獲得同等的人權保障，這是否對香港最佳的保護？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一項："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

"第九條第三項則訂明："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代理主席，以上條文在本地立法過程中，成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的第五條，變相保障香港市民。這項條文保障香港市民如果在香港遭到逮捕時，會盡快進入司法程序，在法庭得到公正的審判，而不會無限期等候發落，在拘禁中惶惶不可終日。我們可以看到這項條例的重要性，而這項條例也成為香港人權的基石。在香港，我們不能沒有它，而在"一國兩制"下，亦突顯出我們的特色。代理主席，當有人被捕後，究竟案件何時會正式進入司法程序？甚至有時候，有關人士被逮捕後，究竟其個案是否已立案？我們也不肯定，因為國安也好，公安也好，其做法很多時候未必透明。究竟相關的拘捕是無理還是有理？限制人身自由，究竟有否事實基礎？甚至有時候會否罪及家人？這些我們完全不知道。當這些事情大眾均有目共睹時，便會變成一種恐懼。因此，這些並非無的放矢，全部也是有根有據的。代理主席，我們試想一下，如果香港有一個地方不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護，對政權或行政機關沒有充分制衡，我們又如何保障進出這地方的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公民自由？這並非空談，而是實在、即將有可能發生的事。如果"一地兩檢"安排在目前的情況下通過，便會出現人權的真空。因此，我們絕對有理由在內地口岸區落實《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防止有人在站內濫權，隨時無理拘留外國遊客或香港人，甚至將他們押解至內地，屆時我們想救也救不了。正因如此，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此希望各黨派的朋友，即使他們很不喜歡我們民主派，但為了香港的人權保障，也理應支持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重要推手，美國已故第一夫人羅斯福夫人曾經說過："我們的良知何時才能促使我們防止人類的苦難，而不是在苦難發生後才去伸張正義？"這句話說明立法保障人權、制衡政權的重要性。我們沒可能等到悲劇發生了，才慌慌張張地亡羊補牢。我們更不可以鬆懈，以為可以苟且，以為只要我們善待政權，政權便會善待我們。這並非對政權有任何的恨或對它戴上有色眼鏡，而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制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度的建立正正是基於這一點。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不能忘記政權的本質很多時候是需要監察的。現實一點地說，如果我們要確保當權者善用權力，而不會用來作惡，我們更需要予以制衡，這便是法治精神。代理主席，嚴格而言，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並不算是一項修改，而是確立香港市民或旅客在西九龍站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公民黨固然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透過其決定的機制，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不過，我們這次暫且退一萬步，看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12月通過的決定，當中清楚訂明"一地兩檢"安排"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代理主席，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實際上旨在確立這個原則。香港居民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享有的人權保障，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理應繼續有效。我們身為議員及立法機關的把關人，更有必要守住這項保障，守護香港人的天賦人權。代理主席，建制派議員或會認為，既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訂明"一地兩檢"安排"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我們還有否必要通過這項修正案呢？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若立法會把這項修正案納入《條例草案》並予以通過，這項修正案便會成為明文規定，屆時內地口岸區的人員亦必須信守承諾。其實這不但可保障香港人，亦變相保障屆時在內地口岸區的相關內地執法人員。因為他們有法可依，可以根據明文規定，做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席每一位也不希望未來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的內地執法人員會誤墮法網。而實際上，通過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不但能為他們提供一份保障，甚至能夠給予他們指引，讓他們知道在執法過程中，有甚麼應該做，有甚麼不應該做。

更何況，如果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決定，即我剛才引述的內容，是如實和正確的話，我根本看不到這項修正案與原本的決定有任何矛盾之處，反而可以令原本的決定更完善，以及更能體現這個決定對香港人權的保障。

人權保障除了在嘴巴上說之外，實際上我們亦要做得到，看得見，而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透過議會通過相關修正案，這樣，我們便能充分展現我們的決心。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這一點，因為現時社會上對"一地兩檢"和未來的西九龍站充滿疑慮。我亦明白，大家要將政治分歧放在一旁，做好這件事，亦希望能夠在議會中透過實際和正面的行動，以最大的誠意展現給香港市民看，無論是建制派或民主派，無論是北京還是特區政府，均有充分的誠意和最大的承擔，讓所有人看到，未來的西九龍站並非"割地兩檢"，並非一個被切割出去後，香港法例將會蕩然無存的地方。既然如此，為何不把這項最有意義、最具效力，以及對人權作最大承擔的相關條例放在西九龍站實施呢？正因這些原因，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瞭我剛才這番可能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但實際上是具深遠意義的說話，亦希望大家最後能支持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認為泛民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不僅毫無根據，而且幼稚可笑。例如，提出把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日期改為該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300日，或把生效日期改為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當天後的365天。這類修訂無疑旨在隨意押後《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根本罔顧高鐵啟用運作的實際需要，也罔顧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又例如，提出《條例草案》加入"失效日期"的修正案，我認為這種修訂根本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因為現實中並沒有任何實質理由支持相關失效日期。

其實，泛民議員可能沒有弄清楚一個問題，就是《條例草案》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依據，不會抵觸《基本法》。作為立法者，若假設訂立的法例違憲，卻對其提出修正案，根本說不通，也很荒謬。"一地兩檢"安排完全從香港利益的角度出發，我真心想問一句，如果香港不實施"一地兩檢"，對國家有何損失？泛民同事堅持"'一地兩檢'是惡法"，鼓吹以反對修改《議事規則》的力度去反對《條例草案》，這無疑是自絕於天下，自絕於人民的做法。"一地兩檢"帶給香港人巨大機遇和便利，我看不到香港會因此招致絲毫損失，受到任何影響。泛民同事何必利用這些無稽的修正案，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善意歪曲為惡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代理主席，我不想再與反對派的同事糾纏，跟這些瑣碎無聊的修正案扯上任何關係，只想藉此機會表達一個信息：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國家是一體的，"一地兩檢"安排正正反映了"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應當充分把握"一國"之利和"兩制"之便，搭上國家高速發展的列車，為香港人爭取更大發展空間，增強香港人的競爭力，為香港人爭取實在的福祉。

我最近在地區工作時不斷有市民告訴我，表示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這不單對他們與國家的接觸、旅遊、就業等不同方面帶來新機遇，亦讓香港市民得益於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代理主席，我衷心希望泛民同事不要再以意識形態掛帥，對"一地兩檢"無限上綱上線，在社會散播不必要的恐懼，自我設限，自我邊緣化，犧牲香港人的利益。

他於《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第6條加入新訂第3款，以訂明﹕為免生疑問，《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

因此，我支持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只是想力挽狂瀾，向香港市民大眾解釋清楚我反對《條例草案》的理據，以及若然修正案不獲通過，會為香港市民帶來甚麼風險。柯創盛議員剛才多次在發言中提及國家、國家，我想強調，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想與所謂國家利益取得平衡，即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的權利在面對"一地兩檢"——我們稱為"割地兩檢"——在香港市民不受保障的情況下，我們作為代議士提出修正案想達致的目標，而並非像柯議員般口中經常"國家"前、"國家"後"，但卻忘記了香港人在面對在西九總站"割地兩檢"和《條例草案》的情況下，權利是受到怎樣的對待和損害。

人權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基石，保障香港公民人身自由不受公權力侵犯，是重要的。所以，主席亦裁決郭議員的修正案與《條例草案》有關。《人權法案條例》背後的主要依據和參考來源，便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前立法局在1991年6月制定《人權法案條例》，訂明如果出現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的情況，可以由香港的法院審理，亦可以透過《人權法案條例》對違反事件提供補救辦法。因此，代理主席，我在這裏必須解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精神，以及為何公約的精神須透過《人權法案條例》，在我們現在審議的《條例草案》中體現，並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

謝議員未能搞清楚，掌有公權力，甚至身上有武器的執法人員的權力須受到制約及很清楚地界定，而並非混淆視聽。所謂同志平權說的是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權利，他以此與現正很嚴肅地討論如何在"割地兩檢"《條例草案》中制約內地執法人員的行為混為一談，是比喻不倫。代理主席，有人認為《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認的《合作安排》也不會減損香港市民在內地口岸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我很想強調，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正正可以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讓《人權法案條例》可以約束政府和內地執法人員，如果他們違反《人權法案條例》，便可以在香港本地的法院或審裁處展開法律訴訟程序。公民權利是建基於平等的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人人均受到法律保障。任何政策或法律，不得對不同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國籍的人作出區別、歧視或不公平的對待。這個平等原則已在香港人權法案中第一條的第一及二款清楚列明，寫得十分清楚。所以，代理主席，我認為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如獲得通過，國際公約和本地的《人權法案條例》的平等原則便可以在我們現正審議的《條例草案》中體現，以確保內地的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不會對香港市民施加任何不公平或歧視性的政策和執法行為。換言之，香港市民在內地口岸區內不會因為他是香港人，便遭受內地執法人員的差別待遇和對待。代理主席或其他在席的議員，內地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侵犯香港人的人權，當然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實實在在的明證，是有根據的，香港人記得十分清楚。銅鑼灣書店的事件正正是有內地的人員涉嫌在香港境內跨境抓捕，將香港人任意遞解，秘密移送大陸。當內地執法人員可以肆無忌憚地在香港境內跨境抓捕，如果《人權法案條例》在大陸口岸區無效，香港人在大陸口岸區便完全沒有人身保障。我希望謝偉銓議員可以明白及掌握我現時所說的觀點，這並不是剛才他提到大陸執法人員不應該被歧視的說法。

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這一條也呼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價值和精神。香港人權法案第五四條也指明："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代理主席，如果《人權法案條例》可以在內地口岸區適用，若有政府或執法人員在內地口岸區內無理抓捕、跨境抓捕及拘禁乘客，就可以運用《人權法案條例》賦予的權利，透過香港的法院機制處理，包括提出訴訟。代理主席，香港人權法案第五五條亦指出："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這即是說，即使有香港人不幸面對無理抓捕，也有渠道向內地執法部門和人員追討賠償。這便是我剛才發言所說作出補救的其中一個方式。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當整個內地口岸區執行所有內地法律時，沒有人知道究竟在內地口岸區內有甚麼設施。陳帆局長不讓我們在審議法案的過程中前往視察，看看例如是否有大量拘留室——內地曾經發生濫用權力的事件，包括秘密關押及施以酷刑——讓我們了解及安心，知道這些設施沒有在內地口岸區內出現，成為硬件設施。我們的局長做了甚麼？我們的局長在審議法案的過程中多次、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議員進行實地視察的要求，他連這個知情權也剝奪。因此，將香港人權法案適用於內地口岸區的重要性，在於它的第三條指明："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若香港乘客不幸地在內地口岸區遇上不人道待遇，也有香港法律作為基礎，在香港的法院制度內，追究內地相關部門或執法人員的責任。這是我支持郭家麒議員修正案的原因。代理主席，國際社會關注到，中國近年經常非法對拘捕者進行"電視認罪"。曾經發言的議員也多次提及，當中大部分人未經法庭審判，有不少甚至尚未按照中國的檢控方式正式扣捕，而不合作的人就會被秘密審訊。我完全不希望看到將來有香港人，在香港西九龍站內不知名的地方即陳帆局長不讓我們前往視察的地方在電視面前"被認罪"或遭受酷刑而無人能夠知道發生甚麼事。所以，當內地不尊重香港人這些權利，當內地政府對異見人士作司法迫害、對民間維權活動持續進行監控及打壓時——這是香港及國際社會所共知的——我覺得我必須基於上述種種理由，支持郭家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令《人權法案條例》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最少可以保障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減少他們遭受內地執法部門施加人身傷害的風險。

這些有關時效的修正案有兩類，第一類是關於《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是否有失效的日期，即所謂日落條款；第二類的修正案包括《條例草案》在何時開始實施，當然，不同的泛民議員提出了不同的修正案，有議員建議300天後實施，亦有議員建議365天後實施。

此外，有議員提出在某情況下，《條例草案》會自動失效。對於日落條款，代理主席，在多個不同場合上，包括在這個議事堂上，我也曾表示意見。總括而言，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強調，基本上，在一般情況下，我對日落條款也非常有保留。但在現時的情況下，我有另外的見解，以下我也會解釋箇中原因。所謂日落條款，其實在很多普通法國家的法例中並不常見。我是說並不常見，不是說沒有，而且是要極小心運用。舉例說，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部分法例是有日落條款的。至於其他並非實行普通法的國家，例如南韓和德國，在其大陸法的條文內也有日落條款。日落條款有三大類，而我們看到議員提出的日落條款集中在同一類型，也就是訂明《條例草案》會在甚麼時候或時限，以及甚麼狀態下自動失效。在立法會的自主原則下，即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這個最基本的原則下，這個議會或某國家或地區的議會進行立法，當然是有效地和公開地行使其立法權。所以，基於同樣理由，如果某國家或地區的立法機構要廢除一條法例的話，在通常的情況下，也應由立法會或立法機構因應情況的需要，訂立另一法例或提出修訂，以廢除已訂立的法例。這正正可以彰顯所謂立法自主、立法獨立的權力。

這些都會對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的最基本人權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英國國會便留下尾巴，訂明這條反恐條例必須在某個時間之前作檢討。我亦想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日落條款是否只有議員提出在某年某月某日或在某情況下自動失效的做法呢？如果看看其他國家的做法，其實我們的日落條款可以有3類。

如果應用於《條例草案》，我們可以利用指明的時限或時段來檢視《條例草案》的執行情況、我們擔心的法理基礎，以及我們擔心內地人員通過某渠道越過內地口岸區，甚至越過內地口岸區範圍來港執法等的情況。當然，建制派議員說這些擔心是多餘的，但我仍不能令自己信服，亦不能在現階段令所有香港人信服這些擔心是多餘的。所以，如果有這類日落條款，我們便可在數年後有機會重新確認和肯定《條例草案》無須修訂及可以繼續實行，這是其中一類的日落條款。另一類的日落條款是在條例內有一項條款，規定我們要在5年或10年內檢視條例是否運作良好，如果不是運作良好，是否有另類安排。

我發言的下半部分會談到一些同事提出的修正案，內容是希望《條例草案》在獲得通過及刊憲後的300天或365天才執行。

我們提出的問題主要是法律問題，這些問題有三大類：第一，香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簽訂的國際協議的適用範圍是否包括內地口岸區？如果不包括內地口岸區，我們是否違反已簽訂的國際協議？我們已簽訂的國際協議包括避免雙重徵稅協議、航空協議，以及一些經濟合作協議等百多二百項協議。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無法支持任何修正案。我認為政府的《條例草案》是經過多番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所以我的發言基本上會從法律、政治及民生的角度分析我選出來討論的修正案。

歸根結底，他無法接受"一地兩檢"，所以提出要特別訂明兩地的《合作安排》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現時採用的是"三步走"程序，先由兩地政府就"一地兩檢"簽署《合作安排》，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批准《合作安排》的《決定》，才有今天香港立法會的立法程序，旨在落實兩地就"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內容。因此，怎可以特別訂明《合作安排》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不管大家承認與否，這是法律事實，而《基本法》是由人大常委會通過，在內地的憲制秩序下屬全國性法律。在《基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中的很多字眼其實並非香港普通法的字眼，明顯告訴大家當中還有另一種秩序，即中國在制定《基本法》時已加入的憲法秩序。《基本法》本身是一項授權法，為要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授權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當中確實規定，在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香港法院可完全根據普通法的傳統審理案件。

這就是為何會出現這種關乎中國憲制秩序的爭議，因為中國的看法一直如此，但香港有部分人卻完全無法接納"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故中央在其與地方的關係上要行使其權力和角色。《基本法》其實帶有普通法和中國法律的"DNA"，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完全採用普通法，例如自治範圍。

這些均屬重大事件，要就《基本法》條文的字眼進行解釋。回歸前，有關海外回流港人的國籍問題亦曾特別進行釋法，而該次釋法並無引起爭議，因為得到香港人支持。然而，除了釋法外，中國的憲制秩序中另一項與香港人有關的是"決定"，而很多人也忽略了這些決定。

2017年出現了關乎"一地兩檢"的爭議。"一地兩檢"應該透過決定而非釋法處理，因為正如政改般，它也是牽涉一些安排，屬於中國的憲制秩序。所謂"知己知彼"，即使不願意聆聽和了解，也不代表這些事情不存在。人大常委會的行為其實可說是國家行為，所以其決定和解釋無論對香港或全國而言均具有最高的憲制地位。不過，它採用的方式有時是"決定"，有時是"解釋"。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這次的決定是否與"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相抵觸呢？我認為"一地兩檢"是一件好事，而觀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它是一份有生命力的憲制文件，在宏觀上亦屬社會契約。"一地兩檢"是一項好的安排，對我們的民生和發展均有裨益，而且它亦沒有違反《基本法》任何條文。我們不應因為認為它不為普通法所接受而窒礙香港的發展，因為全世界尤其是成文憲法的國家如美國，即使它已有200年的歷史，也沒有可能為後期才出現的"一地兩檢"、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及無人駕駛飛機等預先制定條文。因此，當中一定牽涉法律原意，即為了促進"一國兩制"，對香港和內地均是好事。我認為"一地兩檢"完全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既沒有違反《基本法》，亦沒有違反對香港關乎"一國兩制"的既定方針政策。這項決定完全具有憲制基礎，令"一地兩檢"具有穩固的法律憲制基礎。究竟法院如何看待這些決定呢？其實早在1999年，第一宗最具爭議的案件是吳嘉玲案。法院判詞在談到臨時立法會的憲制地位時，在第167、168及169段清楚指出1997年3月1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決接納籌備委員會有關成立臨立會的建議。

但大家要明白，凡涉及兩地即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安排，並非我們可以作主。

至於第十八條，我也曾指出如果採用第十八條的模式，最少會有10多條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我認為這並非最有利於香港的模式，所以政府其實已經很努力，才能爭取到現時的模式。在政治方面，我認為大家的恐慌及李波事件其實與"一地兩檢"無關，因為當事件發生時根本未有"一地兩檢"。

因此，我認為無知或誤解並非藉口，而在民生上，我要說一件事。昨天我與10多名義工在西九龍午膳，他們問我："梁議員，究竟還要等到甚麼時候？"在這方面，香港要追落後，別再故步自封，並應放眼國家和國際間的發展。

主席，我並非評論或挑戰你的裁決，你的裁決是絕對的，對嗎？現在任何事情在這個立法會內也是絕對的，外面則是北京是絕對的。

你可以回看昨天處理二讀的做法，現在你又突然宣布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餘下可能不足兩小時，之後我們便不能再發言。這個情況真的給人一種感覺，就是主席按照既定目標，反過來計算時間，要在今晚通過《條例草案》。

不過，梁美芬議員剛才的發言卻較佳，始終她提出了很多她的法律觀點，不論我們是否認同，事實上她也是言之有物。

香港人被他們這種做法弄至心死，只剩下我們這群民主派呼籲香港人不要心死，這就是我們堅持用盡一切方法來修訂這項違憲的《條例草案》的原因。即使一如我們所說，我們提出修正案也無法令《條例草案》變得合憲，但我們仍堅持這樣做，不讓《條例草案》草率通過，繼續做他們認為無法改變結果的事情，其實我們只想告訴香港人真的不要心死，否則，香港便真的會死。

接下來，我特別想就一些議員提出的重要修正案發言，以及說出為何我會支持這些修正案。

聯合國的文件指出，公約在一個地方實施後，便不可以被褫奪或減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是令香港遵行國際公約的法例，我們必須讓它在香港所有地方，包括內地口岸區也可以實施，否則便會違反公約下的義務。而且，聯合國對人權公約的立場很清晰。特區政府說內地口岸區涉及的範圍細小，所以不會有重大影響，是不要緊的。這點絕對不能成立，俗語也說："一粒老鼠屎可以弄壞整鍋粥"，不應僅以面積大小來作決定，而且該區的人流甚高，極具重要性，再加上"一地兩檢"帶來的複雜問題，令我們覺得在該區提供足夠保障，才是最重要的。其實香港人權法案還提供很多保障，可針對我們擔心會出現的有關內地人員執法的問題，為香港人提供協助，例如第五條第一款訂明："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第五條第四款訂明："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第八條第四款訂明："具有香港居留權的人進入香港之權，不得無理褫奪。"第十六條第一款訂明："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第十六條第二款則訂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第十七條訂明："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定。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主席，如果有人說，內地口岸區一定要執行內地法律，不可執行香港法律，首先，我認為香港對國際公約的承諾絕對是更重要的考慮，理應優先。

再擴大一點來說，人權的保障是否對人最基本的保障，是對任何國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的保障？

為何我們與中國融合時要跟從它的一套，而不可以是它跟從我們良好的做法？

我覺得這種做法才更合乎中國人民和香港人民的利益。

我們很早已經提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如同"劃走"香港，因為西九龍站地下某範圍將視為處於香港以外，香港法律再不適用，而內地人員亦會進駐該範圍。

我們時常說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交代和問責，並接受立法會監督。但現在連立法職能也遭閹割，由行政機關主導。此外，在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大家也很清楚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和副主席張國鈞議員本身是行政會議成員，二人壟斷了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正副主席一職。其實作為行會成員，他們本身已經有政治任務，要督促《條例草案》盡快通過，當中存在角色及利益衝突。

主席，你運氣不好，到你接手......

你的污點是甚麼呢？上星期三，有11位議員已經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準備就二讀發言，而他們是從未發言......

你經常說主席的裁決不容挑戰，這沒有錯，但這裏也有規矩。

主席，我的發言完全沒有離題，因為我正在總結整個審議過程究竟是否一項具說服力及公義的程序。

主席，容許委員違規發言，本身便是未有執行《議事規則》。

你在歷史上的污點就是你無法說服議員，認為你所作的決定是公正和公平的。你在議會內硬來，使用強權鎮壓。

主席，在去年10月26日的會議上，我和同事其實已準備2,600多字的發言稿，準備在會上發言，內容絕大部分均有關"一地兩檢"安排對香港的營商環境、在方便市民方面，以及對香港將來的經濟會帶來多少好處，但今天我其實無需要再說，因為我們很多建制派議員過去已集合很多香港市民的智慧，已把這些論點全部說出來。"一地兩檢"的安排方便市民、帶動香港經濟，以及保持香港是中國的"南大門"，我覺得很多香港市民絕對明白。如果今次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不能通過的話，"南大門"將會退至深圳，這並非很多香港市民所樂見。

大律師公會首度就佔領行動發表聲明，指若有人因公民抗命觸犯刑事罪行被檢控，即使其犯法動機崇高，亦非抗辯理由，佔領人士應尊重其他人士的權利和自由，而行動亦不應對社會造成過度損害及不便。

不過，無論如何，主席，在法律問題上，兩邊也有不同意見，政府及律政司有他們的意見，非建制派有他們的意見。不過，我想提出一點，很多市民對我說，假設真的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希望他們不要找一些大叔、公公或婆婆申請法律援助，用政府的錢跟政府打官司。

這些修正案會變相令"一地兩檢"的安排完全無法運作，有如被廢武功。

今次的"一地兩檢"安排已討論了差不多超過兩年，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比我們在席的議員更清楚的是，高鐵對於香港市民的經濟效益及對香港本身是多麼的重要。所以，我希望非建制派議員放下屠刀，盡快令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條例草案》通過。最後，我也想藉此機會感謝梁君彥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法案委員會的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和副主席張國鈞議員，以及主持公聽會的廖長江議員及周浩鼎議員，因為在過去的會議上，我看到各位受到很多其他非建制派議員的挑戰。要確保《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話，大家需要努力。

而且，這項安排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坊間無論是左、中、右機構就"一地兩檢"進行的民意調查均清楚顯示，超過五成市民支持"一地兩檢"方案。所有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為"一地兩檢"安排不會影響"一國兩制"。大家都說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面對昭昭民意，議員反對這些修正案，支持《條例草案》盡快通過，實屬應有之義。在過去一段時間，部分議員經常把一些民生問題包裝成政治事件，當政治事件發酵至難以收拾時，又轉而尋求法律方式解決。

最後，我希望市民可以看清楚，這次《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由二讀至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為何不斷受到阻撓和拖延，我相信市民雪亮的眼睛會看到箇中原因。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在這個環節發言，以表明經民聯支持通過《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反對由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各項修正案。主席，《條例草案》審議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實在得來不易，是香港特區政府、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和機構及社會各界，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共同努力的成果。2017年7月，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容許乘客日後一次過在西九龍站完成香港和內地的出入境通關程序，並公布依據"三步走"程序予以落實。在2017年11月15日，本會通過政府當局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特區政府依據"三步走"程序，推展各項後續工作。

至於最後一步，特區政府在2018年1月向本會提交《條例草案》，相關法案委員會由64名議員組成，進行了3個月的審議，審議時間超過60小時，包括兩次合共19小時的公聽會，並安排委員前往西九龍站進行實地視察。法案委員會於5月7日通過《條例草案》，支持在本會恢復二讀。很明顯，"三步走"程序的每一步都有香港特區主動參與，沒有損害本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亦確認，香港特區應通過本地立法以落實《合作安排》，這無疑是有力的反擊，駁斥有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可隨意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的奇談怪論。主席，為確保"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中國憲法及《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通過《合作安排》，所根據的基礎包括"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一國兩制"原則，而且不會改變香港特區行政區域界線。相關決定無疑為"一地兩檢"提供了具憲制地位並擁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理基礎。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和管轄權的劃分，是落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合作安排》的關鍵。《合作安排》已明文劃分在內地口岸區內，屬香港特區管轄的事項和屬內地管轄的事項。設立內地口岸區旨在滿足實際政策和操作需要，亦即為高鐵乘客辦理內地通關手續的特殊目的而設立，並不涵蓋整個香港特區。因此，《合作安排》不會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該條文的原意是限制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以保障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和法律制度。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所有乘客都會知悉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安排，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乘坐廣深港高鐵來往香港和內地。進入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與進入內地其他受管制的口岸區，例如羅湖福田口岸等，其實並無分別。有關限制既為乘搭廣深港高鐵往返內地的人士提供最大便利，亦沒有減損香港特區一般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原本有13位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75項修正案，主席閣下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作出裁決，批准議員提出其中24項。該24項修正案屬於《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因此獲主席准許可以提出。不過，如果該些修正案獲得通過，對西九龍站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有效運作將會造成不良影響。例如其中11項修正案關乎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或失效日期。朱凱廸議員的第三至六項修正案訂明，若經制定的條例的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該條例即停止生效。請大家務必注意，他所說的是條例任何部分，而且沒有清楚指明是本港哪層級法院所作的裁決。如果《條例草案》日後受到如此寬鬆的條件掣肘，動輒停止生效，未免充滿太多不確定性。換言之，高鐵香港段的正常營運可能隨時被叫停。然而，朱議員似乎仍未滿意，甚至提出他的第二項修正案，訂明《條例草案》自生效日期起5年後失效，就更令人感到十分兒戲，而且莫名其妙。因此，我認為大家審議《條例草案》和相關修正案時，應如審議其他法案一樣，應先考慮《條例草案》的政策原意，然後參照《合作安排》的條款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行使本會的立法權。主席，香港現時的主流意見是希望立法會議員實事求是，放下先入為主的政治偏見，盡快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確保高鐵順利通車，讓這項大型跨境基建工程發揮預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主席，我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反對9位議員，包括陳志全議員、毛孟靜議員、朱凱廸議員、范國威議員、張超雄議員、郭家麒議員、郭榮鏗議員、譚文豪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的24項修正案。主席，讀了修正案的內容及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後，我覺得他們今次提出修正案，只是貫徹他們一向"逢中必反"、"為反而反"、"拖得就拖"的態度。他們提出的修正案全都沒有必要，有些還十分荒謬。例如，陳志全議員及毛孟靜議員提出把生效日期改為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300日或立法會通過條例當日後的第365日，是完全罔顧市民期望高鐵盡快啟用，實施"一地兩檢"。

朱凱廸議員亦提出了修正案，指明若條例的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與《基本法》有所抵觸，條例即停止生效。

作為香港立法會議員，假設現時訂立的法例違憲，然後為此訂立失效條文，真是非常荒謬的行為。如果議員認為《條例草案》違憲，應該舉手反對，而不是提出修正案。

我們亦很清楚知道，如果有人員非法越界，在香港司法管轄區範圍未獲授權執法，現時本港的法例已經處理得到，根本不需要另訂條文。正如深圳灣口岸，內地亦沒有特別的條文或法例訂明香港人員越界應該如何處理。

這些純粹是陰謀論，除了反映他們對國家的規矩、法例、憲法不認識，亦顯示他們可能對中央政府了解不足、缺乏溝通及信心。所以，我鼓勵泛民反對派的議員打開胸襟，多點前往內地，多點與官員溝通，多點了解國家的發展。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三番四次指出，"一國兩制"對國家及香港是最有利、最好的安排。

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國家及香港有甚麼好處？國家怎會想香港混亂和不好呢？只有一些反對派的人士才會"為反政府而反政府"、"為反中央而反中央"，口說為香港好，但其實是在攪亂香港，罔顧香港市民的利益及香港的長遠發展。

再者，大家均明白，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而言，高鐵的運輸網絡將來會四通八達，對國家的發展十分重要。如果香港沒有高鐵和"一地兩檢"，香港將會閉關自封，未來的發展就會有很大的障礙。我們亦清楚知道，現時全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中國的發展，香港真是近水樓台，既有"一國"之利，亦有"兩制"之便。

因此，除了"一地兩檢"之外，沒有其他實際安排可以令高鐵發揮最大效用、最便利香港市民。

我們身處這個地方隔鄰就有很多解放軍，他們多年來也沒有出來騷擾香港人或隨意在香港拘捕市民，所以真的不要再恐嚇香港人。我們應該要明白，如果香港不配合國家的發展，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尤其對年青一代會有很大影響。因此，為了香港的未來，希望你們不要再"為反而反"、"逢中必反"。

主席，剛才葛珮帆議員提到，她口中的反對派議員均有陰謀理論，為反而反。其實，很多建制派議員發言時都有這類論點。我想在此鄭重指出，我並無任何陰謀理論，我會以事論事。我相信很多民主派議員也會以事論事。我希望無論建制派也好，當局或中央政府也好，不要以人廢言，而應理性地探討問題，為香港市民整體最大的利益出發，為香港做好事。主席，今次全體委員會階段有很多修正案，我會就其中數項修正案提出我的看法。

因為許多議員過去也提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違反憲制。在違反憲制的情況下，很多議員或社會人士均提出這應該"可一不可再"，下不為例。

所以，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我認為大家應該要認真探討。

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例如人大常委會在憲制中的地位非常崇高。我相信這點無法否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說依法治國，從法治的概念來看，任何憲制中的機構都有由憲法賦予的權力，但同時受其限制及約束。

正如香港的憲制中，特首的地位當然崇高，但特首可否立法？

主席，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舉例說，《基本法》第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這項權力，人大常委會並不擁有，是全國人大才擁有。但是，《基本法》第十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這項條文清楚說明人大常委會擁有的權力，即是說，制定《基本法》時，全國人大賦予了人大常委會這個權力。在《基本法》內有關人大常委會的權力的規定，其實相當清晰。我在二讀辯論時已經提出，人大常委會的權力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而對於香港，人大常委會的權力來自《基本法》第十七、十八、二十、九十、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及一百六十條，以及附件一及附件二。

這並非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所擁有的權力。除非我們說人大常委會的權力除了《基本法》賦予外，有無盡的權力，即所謂"剩餘權力"。因為它的權威很大，所以它可以做任何事。但是，我相信對中國法律制度的演化有認識的同事也知道，中國過去法治相對薄弱，逐漸發展出比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這就是憲制發展的過程。而在憲制的發展中，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對於政府機關的權力的約束。我相信內地的法律界也會認同這一點。

主席，我支持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基本上並沒有引用任何《基本法》或憲法的條文，作為其憲制理據或法律基礎。欠缺憲制理據或法律基礎，人大常委會只依靠其權威行使其權力，我相信無論以任何法治觀點來看，也是很危險的。

我當然不是法律專家或權威，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會認同，大陸法與普通法是全世界兩個最主要、重要和相當成熟的法律體系，而一個成熟的法律體系，一定建立在非常堅實的法律基礎上。

欠缺法律基礎的決定，我覺得從大陸法的角度看，也未必有說服力。

她若有不同意見，我希望她從大陸法的角度說說這個決定有何嚴謹的法律基礎，不可以只說："你們不認識大陸法便不要批評"。

我個人很尊重大陸法，因為這是一個嚴謹的體系。

決定已經作出，當然不能繼續進行下去，但我覺得下不為例非常重要。

但是，現時的租借期究竟在甚麼情況下結束，甚麼情況下可能會結束，還是不會結束呢？應否有比較清晰的寫法呢？

屏幕上顯示有16位議員按下"發言按鈕"，但未有機會發言。他們當中可能有人未曾在全體委員會發言，為何有這種情況呢？為何你一次又一次設下限制，令很多議員無法發言呢？主席，我希望你作出清楚解釋。
我現在請官員發言。

主席，首先，正如葉建源議員剛才提出，主席較早前曾表示，全體委員會將有22小時審議《條例草案》，現時距離22小時的界線尚有很長時間。第二，根據《議事規則》第381a條，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可以發言多於1次。

因應你的限制，我剛才只能針對自己的修正案發言15分鐘，完全沒有機會就其他修正案提出意見。

我們根據《議事規則》說道理，但正如很多人所言，在這個議會內說道理並沒有用。

你蠻不講理，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主席，你在周二發給議員的函件中提到《條例草案》餘下審議程序的安排，其中第11b段提及你將根據已擬定的時間分配，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根據議員理解，這表示全體委員會有22小時辯論《條例草案》。

主席，這可是你所作的決定，如果你要"今天的我推翻兩天前的我"，也應作出解釋。

主席，就各位議員在修正案合併辯論的發言，我細心聆聽大家的意見，當中一些觀點曾經在法案委員會進行深入的討論，不少亦已經在恢復二讀辯論時再次提出，我亦已在二讀發言時作出回應，在此我不再重複。我希望集中回應9位議員提出的24項修正案。有議員對《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第12條提出合共兩項修正案，為條例指明不同的生效日期，分別為"本條例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300日起實施"和"本條例自立法會通過此條例草案當日後的第365日起實施"。

現有修正案試圖修改條例的生效日期，將改變《合作安排》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原先構想的安排。特區政府看不到隨機加入第300日和第365日這些數字作為條例生效日期的實質理據。再者，若兩項修正案其中任何一項獲得通過，其實際效果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無法於今年9月通車，違背香港社會各界如期享用高鐵服務的期望。特區政府不支持這兩項修正案。亦有議員提出5項修正案，述明《條例草案》在日後通過成為條例後，可以於某個特定日子失效，或與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以至內地口岸區租賃安排期滿等情況掛鈎。

如委員不保持肅靜，我不會處理規程問題。

會議來到現在這階段，主席你作為全體委員會主席，應該問"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沒有，就會請官員發言，然後才請提出修正案的9位委員再次發言。

"如果你以立法會主席的身份制訂辯論安排，並向議員發出通告，為何全體委員會主席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可以推翻立法會主席通過通告發出的決定？

就委員提出的問題，我已分別於6月6日及6月12日向立法會議員發出函件，解釋清楚所有理據。

主席，你不能濫用你以主席身份可以行使的權力，在席上說謊。你指控議員沒有好好利用時間發言，其實有11位議員在二讀階段按掣輪候發言，今天也有18位議員在CSA階段按掣輪候發言，但部分議員甚至連首次發言的機會也沒有。

本會是否每天都可以完全不依照《議事規則》發言，也不須遵守程序，以後由主席當一言堂呢？我希望主席可以解釋清楚，你究竟行使甚麼權力，而無須跟從《議事規則》呢？

如果你不明白，可以請秘書處向你解釋。

規程問題，主席。張超雄議員剛才提到根據講稿第七頁，主席本應說："如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官員發言。

主席，梁君彥，你剛才對議員作出非常嚴重的指控，指議員沒有善用時間，沒有好好利用他們的發言時間。

議員究竟如何不適當地使用他們的發言時間呢？

朱凱廸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如果包括，我要求你澄清，何故你會認為我沒有善用辯論時間？

主席，我發言了。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議會已遵行"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其實議會濫權，剝奪議員的發言權利，也是"三步走"。首先，《議事規則》清楚訂明議員可以發言，梁君彥議員卻可以不讓議員發言。議員抗議，你便請保安抬走議員。第三步便是向警方報案，接着請法庭對付議員。現在看來還有第四步，謝偉俊議員是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據傳媒報道，他好像說要制定更大的懲罰，若議員之前曾被抬走或離開座位等，便要罰款或在一段時間內不可回來出席會議。

由中止待續議案、二讀至現時的全委會審議階段的辯論，我認為其中一個很需要清楚說明的題目，是由梁美芬議員多次提出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究竟可否不透過解釋或修改《基本法》，純粹透過決定這模式，便可促使落實一項明顯違反《基本法》的香港本地法例？這是甚為重要的香港憲政問題。我剛才聽到梁美芬議員的發言，我認為她混淆了很重要的一點，她混淆了甚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大家都知道是存在的，由1990年代開始，然後到《基本法》現時的附件，有很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有的，我們沒有說它們並不存在。

因此，即使我們反對這決定，認為這決定沒有道理，出賣了香港市民對北京的信任，然而，最少我們明白把這決定納入《基本法》附件的原因。

第二，如果政府打算做違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事，首先便要修改有關法例。我認為無論是大陸法也好，普通法也好，其實這兩項原則均適用。

在這情況下，若引用《合作安排》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便夠分量了。我聽到張國鈞議員和很多同事也指出，這樣，"三步走"便獲得支撐。

所以，我們回到現在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我們仍然應該區分這項人大常委會決定屬於甚麼性質，在《條例草案》背後支撐的這項人大常委會決定是不恰當的，是錯誤的。梁美芬議員剛才提到，過去香港法院很多案例也會引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作為判案的思考基礎。

其實由政府去年一開始提出"一地兩檢"安排無須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處理那一刻開始，傷害已經形成。再加上梁君彥議員和各位保皇黨的同事通力合作，對這個議會造成毀壞，究竟這種傷害會帶我們前往怎樣的境地？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對他們其實也是一種保護。香港的制度、香港的文明，對所有人也是一種保護，我們要珍惜、培育和參與其中，而不是跟隨梁君彥——梁君彥當然也只是跟隨北大人的笛聲起舞。如果他們要如此作賤自己，請他們不要當議員，因為他們現在作賤自己的方式，其實會帶同香港人一起陪葬。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可行使各項職權，第一款是主持會議。所以，主席運用這項條款，把權力放到最大，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來是可以無限次發言的，但主席作出裁決說只能發言22小時。

我現在不會與你辯論，但事後你應該用文件清楚交代。除了《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還有第七十三條賦予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第一款："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

今天，我們要辯論《條例草案》，全委會要辯論各條文的修正案，這一定是重要的，一定是關乎公眾利益的。議員進行辯論便要發言，發言這種由《基本法》賦予的最基本權利、職權是不能被剝奪或退後一步，是不能被無理限制的。

這是第一：究竟你會施捨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原來除施捨之外還要爭奪，因為在他施捨的框架之下，還須搶先按下按鈕，按得慢的便沒有機會發言了。第三，是要求議員善用辯論時間，這是有條件的，否則這段時間便會收回、收緊。主席說的彈性不是放鬆。本來酌情處理的意思是寬鬆處理，但現時卻反過來收緊了。我剛才問的是，我在全委會審議階段只曾針對我提出的修正案發言2次，即雜項下的新增第9條和第10條，我在那2次發言只是討論過第9條和第10條，而我也沒有被全委會主席質疑離題或重複。所以，我可以假定我不是他所說的沒有善用發言時間的議員。

我想你裁決我有否談及我的修正案。我現在是說我只能解釋第9條和第10條，現在我便要進入第11條。這項修正案的條文，簡單來說是任何抗拒、阻礙、恐嚇、襲擊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的港方人士的內地派駐機構人員，均須受到懲罰。

由於這項修正案涉及《合作安排》第七1條的不清晰之處，我會一併談論第七1條保留事項的不清晰之處，從而協助大家了解我提出這項修正案背後的理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早前在5月發生一連串不幸事件，有很多內地執法人員襲擊香港的記者，而最令人咋舌的是，那些內地執法人員會取走香港記者的駐京證而不予歸還，繼而進行進一步的襲擊。這事件令我想到這些證件真的很重要，如果沒有證件或被沒收證件，等於被解除職務，屆時港方人員便不能執行職務，任由擺布了。沒有證件，便沒有相應的權力在內地執行相關職務，內地公安要港方人員不能執行職務，很簡單，就是取去他們的證件，是第一時間取走他們的證件，大家有否從過去的例子發覺這種情況？因此，《合作安排》第七1條訂明，港方人員須取得香港政府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有效證件，才能進入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這代表如果內地執法人員真的搶去港方人員的證件，那麼他們便可能無法履行職務，甚至不受《條例草案》中的保留事項的保護，換言之，是不受香港法例保護。我原先只想就取走證件作出規範，令內地執法人員不能無理地取走或保留港方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執行職務時使用的證件，但我發覺這只能針對單一情況，對港方人員的保障仍然不充分。另一個刺激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原因，是之前政府用以控告許智峯議員的其中一個罪狀，就是妨礙公職人員罪。

因此，有時候政府做壞事也會刺激我做一些好事。有些人問為何只是針對內地執法人員，而不是針對所有內地口岸區的人而訂定相關罰則？這牽涉一項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第七1條的不清晰之處。

驟眼看來，這好像很清晰，只要不是執行職務，這些在內地口岸區或經過內地口岸區的港方職員就要遵守內地法律，並接受內地派駐機構的監管。但是，大家如果再看清楚，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由誰界定這些職員是否在履行職務？如果港方職員認為自己正在履行職務，而內地人員覺得他們並非在履行職務，甚至是透過檢查、沒收或扣留其證件，阻止他們履行職務，那又如何處理？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假設有一名內地執法人員遇到一個正在前往內地口岸區某個位置執行職務的港方職員，該內地執法人員認為該港方職員仍未開始履行職務，認為他仍然受內地執法部門監管，所以要求他交出工作證以核實身份，以核實工作證是否屬於香港政府或港鐵公司發出的工作證。在港方職員把工作證交給了內地執法人員期間，自然便不能前往要執行職務的地方履行職務。大家想一想：之前我們看到的打記者和沒收證件的那些情況如果在內地口岸區發生，那又會如何？港方工作人員會受甚麼保障？因為就內地法律而言，內地執法人員的確可以在不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索取和檢查港方人員的工作證，亦沒有法律規定他們必須歸還證件。因此，根據《合作安排》第七1條，內地執法機構的執法人員有可能，甚至是有權向港方職員索取工作證件而不歸還。如果這名港方職員繼續被內地執法人員留難，不能履行職務，也因為他無證件和無職務，所以只能完全受內地法律規管。第七1條的條文不夠清晰，因為這項《合作安排》的條文沒有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內地執法人員對何謂履行職務的理解，可以和港方人員不同，而在普通情況下，內地執法人員可能會將自己對履行職務的理解強加於港方人員，從而令內地執法人員可隨時無拘無束地影響正在執行職務的港方人員。我沒有足夠時間慢慢闡釋每一個理由。

我想再一次總結我這3個條款，特別是第9條和第10條。根據《合作安排》，內地口岸區的內地人員不能進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執法。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政府說連進入非內地口岸區也不行，但條文並沒有清晰指出來。剛才雖然很混亂，但我也戴着耳機聽局長發言。如果發生了，會與中央跟進，嚴肅處理。八個大字。

雖然原則上我們反對《條例草案》，但明知在保皇黨佔大多數議席的情況下，《條例草案》必定會通過，故我提出兩部分的修正案，希望盡量將傷害減低。我們基本的法律基礎將會被《條例草案》破壞，因為它明顯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的精神便是"一國兩制"，保證香港會繼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生活方式、法制、金融、社會及各方面的範疇，也會維持原本的方式。所以，《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第十八條亦清楚訂明，全國性法律不能在香港執行。《基本法》中有很多條文也訂明如何限制中央政府或內地政府在香港的權力，例如香港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即"港人治港"，這是奠定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基礎，我們有法律保障繼續享有這種生活方式。

原來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作出的決定違反法例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它是最高權力機關。換言之，最高權力機關既然有立法權，便無須根據法例行事。雖然有法例，但不解釋、不修訂而作出明顯違反法例的決定，這即是人治，而非法治。這便是人治和法治的分別。

其後果是以後作出任何決定，可以完全不遵守《基本法》，只要中央政府認為某件事應該做，特區政府當然完全配合，再找保皇黨附和，與內地某個省、市簽訂合作協議，即使合作協議違反《基本法》也沒有問題，最重要是人大說行便行，那豈不是無法無天？即《基本法》限制政府行為的效果完全消失，香港人從此立於危牆之下，我們無法估計這個政權何時會作出完全無須守法的決定。今天立法會正是在附和這件事，保皇黨正在附和這件事，支持這件事，大家認為這樣做正確嗎？

不准偷竊指可以偷香口膠，偷指定物品就不算犯法？

政府說要2015年完成興建高鐵，今年是何年？

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已經清楚指出，很多人未必有選擇，例如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的人。今次最大的分別是內地口岸區設在香港境內，我們在香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但這個做法明顯違反《基本法》，將整個司法管轄權割出去。如果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進入內地口岸區從事維修、清潔或保安工作，他們是沒有選擇的，但卻得不到《基本法》的保障，一旦有事發生，他們便要受內地法律的限制，我不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會如何保護他們。保皇黨叫我們實事求是，放下偏見，叫我們不要阻着地球轉，我認為他們的偏見才是最大的。《基本法》清楚訂明，而這項法例明顯違反《基本法》，但他們完全視而不見，只着眼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但是，他們現在甚麼也看不到，只懂得按照主子的說話辦事，人大決定大於一切，《合作安排》大於一切，甚至議員要提出修正案，主席也可以不符合《合作安排》為理由不准提出，完全倒行逆施。

代理主席，我接續張超雄議員的發言。

我也不想說得太過分，但原來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說的是主席梁君彥議員處理會議的手法。不過，我今天最少發現了他的聽覺可能有些問題，應該檢查一下。

如果加入有關失效日期的條文，指明在某個時間或某種情況下失效，其實是一種既正常亦普遍的做法。

當然，我認為謝議員不無道理。他表示《條例草案》既已指明廣深港高鐵，說到底也只牽涉1個車站。但我想他也明白為何會有這種安排，而我相信政府其實也不肯說這是"一次性安排"。

然而，我也不知道建制派議員是否早已洞悉先機。

大家於是知道他們根本急不及待，不理會有效與否，最重要的是越劃越多、越劃越大、越劃越闊。

現時這項《條例草案》根本就是"怪獸"，不倫不類，扮作深圳灣"2.0"，但卻是虛假的，根本就是強搶。此外，我相信大家其實也很關注經濟效益等事宜。但我真的要再次提醒大家，政府在2000年年初首次表示要興建高鐵時，當時估計的內部回報率為超過10%。

難道這就能成為擋箭牌嗎？

他其後在2014年4月15日會見傳媒時說："對這個消息我是感到非常驚訝和意外，工程延誤顯然令我深感失望和關注。但這也不要緊，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討論"一地兩檢"。

現在卻來指控我們。我們現在討論的修正案全部也有邏輯，但很可惜，我不知道有多少議員尤其是建制派議員真的有看過這項《條例草案》。

當然，在稍後的三讀發言，我會很小心地處理關乎由深圳灣口岸到今天整個發展過程的部分，而我要藉此機會再次特別感謝前議員吳靄儀，因為在討論深圳灣口岸區的議題時，正值敝黨前主席梁家傑參與2007年特首選舉之時。當時前議員吳靄儀在立法會花了很多心機，專注而專業地審議《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舉出了很多應關注及留意的事項，並指出了政府的一些謬誤。

特區政府行使的這些額外權力，必須符合《基本法》，並且不會，我再次強調，不會剝奪香港特區受《基本法》保護的權利。"很明顯，這個承諾已經煙消雲散。

但不要緊，香港仍然有一些專業團體和議員會在關鍵時刻繼續說應說的話，做應做的事或我們認為正確的事。今天我們提出的多項修正案不會獲得通過，但我在此要代表公民黨確認，對於稍後將要表決的所有修正案包括其他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全部均會予以支持。

代理主席，身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今天處理全體委員會階段發言的手段——是手段——破壞了《議事規則》。《議事規則》清楚訂明，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當大家討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時，議員可以多次發言，不設辯論時間上限，更不設時間表。

我提出了兩項修正案，但很可惜，由昨晚至今，我也聽不到建制派尤其是有法律界背景的議員向我解釋，為何例如《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國際人權公約賦予的權利，可以在香港某個地方被剝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本來適用於整個香港，為何現時可以在香港某部分境域中抽起，不再適用？

我聽不到建制派尤其是有法律界背景的議員作出任何回應，說明如何令《公約》停止生效。

這項條文與"一地兩檢"安排所指，內地口岸區完全實施內地法例，如何可以一併理解和並存？

為何在內地口岸區，法院獲《人權法案條例》賦予的司法管轄權會消失？這便是我們看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法律問題，亦說明我們為何認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下訂明的《公約》。

現時"一地兩檢"方案正正把香港某個地方劃分為不屬於香港司法管轄區以內，變相令《公約》賦予香港人的人權在相關地方停止生效。

然而，局長剛才回應時完全沒有提到如何處理這些國際法問題，亦沒有提到如何處理委員會第26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公約》不能停止生效的相關法律問題。

另外，部分同事提出日落條款的修正案，亦旨在確保到了某個時候，大家可以再次重新審視整項《條例草案》，看看屆時實際運作有何問題，並檢討是否還有需要推行"一地兩檢"。

就是希望議員互相說服對方，因為《議事規則》的精髓是希望大家說道理。現在卻不是這樣，因為主席粗暴地中止發言，我相信大家以後也無須再說甚麼道理了。

現時大家在議事廳內是為了捱過這36小時，按下按鈕，完成任務便了事，還是仍然有一種精神，便是雖然我不贊同某些人的觀點或角度，又或某些政黨的取態或政府提出的議案，但我也可以透過發言立此存照，亦讓公眾了解為何有人支持或反對。這其實是程序公義，亦是為何要有《議事規則》，或為何先前有人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如果權力可以無限大，無須理會《議事規則》賦予每位議員的權利，我相信這是暴政、專制、專權、專政。我不知道香港何時變成這樣，亦不明為何議會變成這樣。我非常失望，代理主席，我看見剛才的場面甚至是完全漠視《議事規則》賦予議員的發言權利。

我在議會兩年，看見議員連最基本的一場戲也不願意演，這是赤裸裸地展示出來的，令我真的非常傷感，代理主席，我不明白為何會這樣。我記得數天前，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以前的議會是淑女和君子辯論的地方，不知何時變成這樣。當然，純粹看一兩個畫面，看見有人吵鬧、起哄，可能便會得出這個定論，但背後有何原因呢？原因便是出現濫權，不是以理服人，經常說甚麼以法治港，其實我們也是以《議事規則》來管治議會。

這法案是一定會通過的，劇本已經寫在牆壁上，36小時後便按下按鈕，雖然是這樣，但是否沒有一道活口呢？便是對於這種方法和安排，我想透過修正案訂明只可以在今次適用，但他們反對，反對的原因是甚麼呢？他們反對的原因是不是他們真的覺得這方案很好，正如"林鄭"當天說"一地兩檢"的安排是大好事，因而沒有必要承諾下不為例？

在2016年1月8日，律政司、運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呈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由於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站位處九龍半島，當然是位於香港行政區的地理範圍內。

但是，根據《合作安排》，在中方的眼中，那個地方已被視為處於內地，而《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也訂明，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再者，過去大家花了不少時間在議事廳內討論前律政司司長的建議，他指出應該透過《基本法》第二十條，由中央人民政府授予權力，令這個地方可交付予中方實行"一地兩檢"。

代理主席，高速鐵路很先進嗎？

因為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是可以透過《基本法》第十三條納入附件三，不能斷言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

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方法是在憲制基礎之上，以更高層次、更穩妥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令人很擔心，因為只要人大常委會舉行一次會議，便可以更高層次、更穩妥地作出處理，但卻無視《基本法》的規定。

是透過立法會制定的，那麼，我們可否說由於法例是由立法會制定，故不需要經過修改法例，只需立法會舉行一次會議，提出來討論，然後便可以判決一個人有罪或無罪呢？因為當中的邏輯是，反正法例也是由立法會審議，立法會便更加有權力可以bypass法庭，可以直接判案。

我希望"一地兩檢"終於此，亦希望大家會想想，究竟我們今天在這裏是議事或是捱時間？

代理主席，還有不足8小時，這場戲便會演完。各名小丑，例如梁君彥和陳帆，向香港人表演他們能多卑劣。我們以前取笑建制派政黨時說"沒有最無耻，只有更無耻"，但現我們看到的卻是"沒有最卑劣，只有更卑劣；沒有最墮落，只有更墮落"。

我繼續發言，你便會聽到。我們現在清楚說出來：在今天的會議廳內，全香港市民看到的是，一個莊嚴的立法會可以被改造成沒有力量阻止惡法的議會。

可悲的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親手容許《基本法》賦予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謀殺。特區政府的官員，無論是"林鄭"、鄭若驊或我稱之為小丑的陳帆，全也是"嬉皮笑臉"一起行事，看着香港一直在改變。剛才梁君彥的"表演"，顯示出即使將來香港有甚麼惡法，包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會根據這個"劇本"行事，"快刀斬亂麻"，無須討論。他訂立了所謂主席無上權威的議事程序，"一刀斬下來"，而政府亦無須認真處事。

讓我舉數個例子，香港人權法案第五條第一款："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們看看在國內多不勝數的侵犯人權個案，我不說遠的，最近的是劉霞。劉霞家庭破裂，丈夫劉曉波在獄中不獲足夠治療而失救死亡，他的家人、父母即使在他彌留至過世，也無法探望他。他的家人要接受長期不公平的審訊，而劉霞成為寡婦已差不多1年，但仍沒有人身自由。

其實，香港人原本依靠香港法院和法制，又或《基本法》第十八條和第三十九條賦予的權利，才有一點兒的安心。可惜，特區政府親手把這最後防線移除、破壞。香港人權法案第五條第四款："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這可能是最大的笑話，在中國有那麼多維權人士和律師，被無理拘禁，無法聘得法律代表，甚至強行由官方派出的律師作為其代表，而在審訊過程中，家人完全無法參與。王全璋失蹤超過1,000天，他的妻子到天津的法院千里尋夫，到了今天，王全璋仍然音訊全無......
郭家麒議員，請指出你反覆詳細論述此等個案，與當前討論的修正案有何關係。

如果有人在站內被侵犯權利，便會依照現時的案例處理。

我原本就應該將這些話說給香港人知道，如果不是梁君彥在這裏濫用《議事規則》，我也無須在這個階段說這些話，這些原本應該是在三讀時詳細論述的。香港人權法案第八條第四款訂明："具有香港居留權的人進入香港之權，不得無理褫奪。"第十六條第一款訂明："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憲法》第三十五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有人走出來，或在臉書——對不起，中國沒有臉書——在微信上寫一些"人話"，立刻會被公安、國安拘捕，可以被失蹤無數日子，然後不知何故，便已經被審訊了。遠的不說，讓我們說說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被帶走的包括桂民海、李波和很多涉及事件的人士，他們遭受的對待絕對不符合《憲法》所賦予的權利。正因如此，我在修正案中提出內地口岸區須繼續保留香港人權法案，令任何一名香港市民在踏足西九龍站——即其實是香港境內時，也不會被剝奪權利。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憲法》第二十八條訂明"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譚作人等利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搜查證據，但發生甚麼事情呢？

我剛才聽到某些建制派議員說，不要緊，為何要實施內地法律呢？

香港人看着，沒有最墮落，只有更墮落。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想提出規程問題，因為我留意到《議事規則》第58條就全體委員會處理法案訂明程序，當中的次序應該是先處理條文，然後處理附表，接着是處理弁言。我留意到，我們現時將條文、新條文、附表、弁言和所有修正案均歸入同一個辯論中，然後會逐一表決。我想代理主席澄清這做法是否有不符合《議事規則》第58條的地方。

我已處理了朱凱廸議員有關《議事規則》的問題，亦已作出清楚解釋。

我最後一次提醒你，請停止就這方面的議事規程提出問題。

范國威議員，如你不想發言，本會便進入表決階段。

議員如對安排有疑問，應於會議前向秘書處提出；再者，本會現已進入本星期第二天的辯論環節，如果你在會議進行期間察覺有問題，可即時向秘書處了解。我剛才亦已兩度向朱凱廸議員提出同樣要求。

代理主席，很簡單，我現在手上有秘書處發給我們的通知，表示"就立法會主席今天與議員會面後，指示本人向全體議員提供隨附有關上述安排的資料"。

范國威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你如要評論我主持會議的作風，請另覓場合，現在請你坐下。我相信委員都希望繼續按照《議事規則》進行會議。

代理主席，你主持會議，跟梁君彥議員一樣，都是只會重複提述《議事規則》，但卻沒有清楚解釋或具體地回應議員的問題。其實，在今次《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整個審議過程中，不同的主席或政府作出的回應均未能解決問題，只讓問題繼續下去。議會的審議工作，在香港人眼中展示出來的是一個水平低下或根本是轉移視線的過程。建制派議員批評我們民主派議員提出多項修正案是混淆視聽、偷換概念及無理取鬧。他們可以提出主觀的意見，當然可以駁斥我們和進行辯論，但請具體針對地回應和作出辯論，然後投下反對票，這才是議員應有的責任。空泛的批評和負面的攻擊，並不理想。我甚至懷疑部分議員根本沒有清楚閱讀每一項修正案。代理主席，我提出在《條例草案》加入截止生效日期，訂明該條例在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終止運作的日期起期滿失效。再者，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租用安排完結時，特區政府應即時收回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以免特區政府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永久失去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變成永久割讓。我很清楚指出，當政府以深圳灣口岸推銷現行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時，便應參考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條例。

他們作出的批評可否更具針對性，解釋得更清楚呢？代理主席，不要像梁君彥議員主持會議般，他所說的便代表一切，他的裁決是無上的，不會更改的，也不用解釋理據。

我在發言中曾特別提到郭家麒議員有關《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適用於內地口岸區的修正案，完全是體現《合作安排》所指"不減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修正案的目的，就是透過香港已有的法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在內地口岸區繼續實現。為何認為有問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因此，我們只想確保《基本法》內有關繼續履行國際公約條文的規定，在內地口岸區維持生效，避免在國際法上出現一些灰色地帶和可能出現的爭議，減少香港市民喪失人權自由的風險，亦是向國際社會作出交代。這是很嚴肅、很謹慎的修正，為何建制派、保皇黨會說這樣的修訂是為玩而玩？

陳志全議員提出有關修正案，就是要在《條例草案》確認《合作安排》第六條的內容，並清楚列明罰則。因此，怎可以批評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違反《合作安排》，是瑣屑無聊？這完全是為補充《條例草案》的不足。但是，各位建制派議員，保皇黨卻提出反對。反對衍生出來的客觀效果是甚麼？是否等於大家默許內地執法人員，可以藉不同理由闖入非內地口岸區範圍或香港境內，而無須面對任何懲罰？是否默許大陸的強力部門可以跨境抓捕，如入無人之境呢？如果不幸遇到這些情況，被無理對待的香港人將會面對甚麼困境呢？我們是否應在《條例草案》中清楚訂明，如何向這些侵犯香港人人權的內地執法人員追究責任呢？這些是香港人實在存有的憂慮。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記者在內地合法採訪被阻撓和暴力對待的事件，就是令我們作為代議士，認為應該在今次審議《條例草案》時提出修正案的重要依據。他們指這些修正案製造恐慌，是陰謀論；他們選擇對活生生已發生及客觀存在的殘酷事實視而不見，自欺欺人。

這並不是負責任的說法。政府提供的高鐵總經濟效益也只是推算了50年，甚至當被問及高鐵通車早期究竟會虧損多少時，政府也不能提供財務推算。這樣，如果高鐵首天便虧損，而"一地兩檢"則是永久性，是否等於特區政府變相容許高鐵永久出現虧損，不會有終結的一天，而無事可為呢？所以，設下截止生效日期，其實只是預留一個"止蝕"制度，避免高鐵成為港鐵公司、特區政府和香港納稅人的無限財政黑洞。

主席，我與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也只是因應我們的憂慮及已出現的客觀事實，嘗試透過修正案作出修補，以把最壞的情況及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盡量減少。我的修正案提出把有關條文寫入《條例草案》，是要確保香港人不會無限期承擔不可預見的財政風險。很多建制派議員提到人大的《決定》就是基礎，我們要接受中國的憲制秩序，但他們口中所說的究竟是甚麼秩序呢？其他民主派議員多次提到，當有異見者被司法迫害、被利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打壓，並對民間組織作嚴密監控，甚至人身迫害時，我們便需要有機制處理這種濫權及執法人員違規的情況。所以，修正案就是想盡量減少所謂強力部門的秩序在香港出現，是要減低其出現的可能性。主席，若按照你昨天所說，《議事規則》實質是加強了你的權力，是在《基本法》給予你的權力之上再加大，這便會令香港人聯想到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建制派和內地執法人員會否也使用這種思維，並在日後付諸實行，使其權力更加不受制約呢？人大《決定》和《合作安排》規範了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那麼，日後是否變相會加強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捕的權力呢？這種所謂的中國憲制秩序根本就是一種倒退，是對香港的法治精神和我們珍而重之的人權造成傷害。所以，我們應該透過修正案進行約束、監察、追究和施以罰則，全部也要寫得清清楚楚。我請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清楚看看我們提出修正案的理據，以及背後考慮的邏輯，而非把立法會，把我們作為代議士對政府的監察權，對審議法案可以履行的職責葬送和放棄，這便是我們的應有之義。

現在處理陳志全議員的第三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新訂的第9條前第4部雜項新部的標題新訂的第9條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的罪行新訂的第10條協助、教唆、慫使、促致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為屬內地派駐機構的人員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等罪行新訂的第11條妨礙持有香港特區政府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的任何人士根據條例執行職責及職能等罪行新訂的第12條本條例期滿失效。

現在處理朱凱廸議員的第五及六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條文。
新訂的第9條。
朱凱廸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五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五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9條。

陳志全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修正第2條。

全體委員會現在一併表決陳淑莊議員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由於陳淑莊議員的第一項修正案與張超雄議員的第一項修正案完全相同，因此不論陳淑莊議員第一項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張超雄議員均不可動議他的第一項修正案。陳淑莊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一、四及五項修正案，以修正第7條，以及刪去附表4及5。

張超雄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刪去第8條。

現在處理郭榮鏗議員的第二項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新訂的第9條前第4部雜項新部的標題新訂的第9條弁言內提述的文件不屬香港法律一部分。
郭榮鏗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項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9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9條。

現在處理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在條例草案增補新部標題及新訂條文。
新訂的第9條前第4部雜項新部的標題新訂的第9條此條例屬一次性安排。
譚文豪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的第9條前新部的標題及新訂的第9條。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主席，我動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原因是：第一，我認為主席你在主持今次《條例草案》三讀的會議時，表現實在令人非常失望，沒有讓議員有足夠機會辯論這項《條例草案》。你出任非執行董事的職位，尤其是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職位，究竟這些公司、集團或其子公司與西九的營運有沒有任何商業合約？我不知道你有否作盡職審查，以及有否先肯定、確定自己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才主持這個會議。雖則你可能在立法會的declaration中作出了申報，但主席你必須明白、了解，議員申報利益只是作出第一層申報，當一項條例草案要在議會通過時，如果某位議員與該項條例草案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而該利益與一般香港市民的利益並不一致時，他便不能投票。那麼，你主持會議......我的問題是，你究竟有否作盡職審查，與你相關的多間上市公司、集團公司之中，有否與西九相關的商業合約？我只是認為，如果你沒有作盡職審查，我便十分懷疑由主席你主持今次會議是否公正。

我現在便停止發言。
主席，事已到此，"割地兩檢"已是勢在必行，但我與一眾民主派同事的立場由始至終也沒有改變。雖然到了這地步，在建制派的盲目護航下，《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必然會如政府所願通過。只要趕得及在9月通車，所有對違反《基本法》的質詢，以及在高鐵試行期間發生的一連串問題，均會被拋諸腦後。儘管如此，由於發言是每位議員的基本權利，因此我仍要趁此機會作最後發言，痛斥"一地兩檢"的荒謬，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的囂張嘴臉。我要為這項違法違憲的《條例草案》留下歷史紀錄，好讓香港人知道這個政府有多無耻；這個立法會主席為了保皇，不惜濫用權力，無視民意，限制議員發言。首先，我一直以來也強調"一地兩檢"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完全沒有經過公眾諮詢，只是政府單方面獨斷獨行，企圖以行政方式強行推出方案。其實早在2009年，政府要求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時，已有很多議員就通關安排提出質疑，包括多項推行"一地兩檢"的法律疑點等問題。但是，政府當時只是一直逃避，推說會作適時研究，以及在適當時候告訴香港人。

後來，通車日期竟然一拖再拖，工程造價亦不斷超支，前後共拖延了接近7年。

莫說公眾諮詢，就連議會討論也沒有。在這7年間，民間團體和議員不斷要求政府公開研究方案，但很可惜，政府從沒有正面回應。時光飛逝，直至去年7月，政府卻突然發表公布，要推出經律政司和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已久的方案，那就是"一地兩檢"方案。

政府不單提出這個所謂"一地兩檢"方案，更同時公布所謂"三步走"的立法建議，以求盡快通過。由此可見，由研究至拍板的整個過程中，這個所謂"一地兩檢"的方案根本是極不透明、極封閉的。政府可以用這項《條例草案》哄騙保皇黨和支持政府的人，但我相信卻無法哄騙眼睛雪亮的香港市民。我剛才聽到陳帆局長在二讀答辯時，不斷說其實政府已做了很多諮詢的工作，已了解社會對"一地兩檢"的看法。不過，很可惜，政府最後仍專政獨行，不理會事實和情況是如何的荒謬，一如既往，要強行通過"一地兩檢"。對市民而言，政府在議會內擁有大比數的支持，可以做出很多虛假的事情，包括假諮詢，但這又如何？我們在這個不平衡的議會裏，特別在受市民大眾賦予權力的議員席位不能與建制派抗衡的情況下，政府想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事實上，在2009年通過高鐵撥款至今差不多9年，究竟政府曾聽取過市民甚麼意見呢？局長很自豪地說在公聽會上，大多數團體均支持"一地兩檢"。這種虛偽和嘴臉，真的令人作嘔。因為如果只單靠立法會舉行過一次公聽會，便當作已諮詢了全港市民的話，那麼我認為政府將來的所有政策，也不用進行公眾諮詢，只須在立法會舉行一兩次公聽會，便可視作已進行了公眾諮詢，將來便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和資源。

剛才我提到司長呼籲議員支持時，他說到為了香港人，特別是為了年青人的將來，我們便必須盡快通過《條例草案》。這句話由政府高官口中說出，我認為實在是太過諷刺和涼薄了。因為，近年政府針對和打壓香港年青人的手段越來越猖狂，一些走得較前的年青人更接連被剝奪了參選的政治權利，政府甚至利用法庭作政治檢控，把他們逐一重判入獄。在昨天的特首答問會中，邵家臻議員曾質問特首會否為年初一的旺角動亂，以及近年年青人對政治的不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期反思背後的深層原因，了解他們的看法，以及修補社會撕裂。

主席，首先，我必須恭賀你，經歷過《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審議，你將會在歷史留名。身為立法會主席，不單未能維護議會的尊嚴，更未能體現政治中立，身先士卒與行政機關合作，明知道會期尚餘充足時間，依然罔顧程序，強行處理《條例草案》，全力配合特區政府。主席，如果我有機會，一定會推薦你去領大紫荊勳章，跟梁振英、楊光之流並列於同一個歷史地位。主席，你繼封殺民主派的修正案後，在二讀階段限制議員發言，再隨意驅趕議員離開會議廳，不允許他們參與全體委員會階段......

主席，如今"一地兩檢"即將通過，即使我們想力挽狂瀾，民主派能夠做的非常有限。

今天我秉承公民黨前輩議員的精神，作出六大預警，亦正正因為這6個原因，公民黨今天必然會反對《條例草案》。第一個預警，就是以後可能有更多違憲的安排被呈上立法會。

這次"一地兩檢"剝奪香港法院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猶如取消香港終審法院在此口岸區的權力，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並同時剝奪《基本法》第八十條下香港各級法院的管轄權；然後在"一地兩檢"下，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實施中國的全國性法律，而不是香港法律。這樣不是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又是甚麼？建制派當然會繼續支持《條例草案》，但在今次之後，《基本法》的尊嚴究竟還剩下多少？

第二個預警，就是政府會繼續以促進經濟為名，犧牲香港的法治。在法律上，有一種叫作"相稱驗證準則"，英文是proportionality。放在立法機關的層面，就是我們在通過一項法例時，作出的犧牲是否符合比例。這次政府以方便為名，要立法會通過一項不合憲的法案，當中要付出的憲制代價又是否值得呢？或者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重溫一下究竟憲制是否如此重要。主席，在香港，我們的憲制文件《基本法》，是政府權力的"金剛圈"，防止政府對市民為所欲為。當行政機關無理拘捕市民、行使暴力，甚至殺人，都將會受法律的制衡或制裁。如果政府在過程中犯法或違反人權，一樣要面對法律。如今我們將香港部分土地及土地上的司法管轄權，交予一個在法治排名上遠低於香港、經常假借法律為名，箝制人民自由的國家。主席，我只能說這將會後患無窮。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將這次"一地兩檢"的安排限定為"僅此一次，下不為例"。但很可惜，相關修正案根本沒有出現在我們的議程上。運輸及房屋局亦寫信反對以上修正案，足見政府對於憲制的完整有多麼不以為然。以後政府是否可以以方便施政為名，令《基本法》相關的條文失效呢？主席，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難得的法治將來會與中國式法治看齊，我更不希望"一國兩制"會變成"一國一制"，相親相愛。第三個預警，就是香港政府從此之後極有可能隨意讓地給內地政府。是割地還是租地其實已不用解釋，總之將來北京屬意哪一塊地，那裏就會成為大陸的管轄區。

總之，中央政府說香港要將其某部分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香港便要聽話遵旨。既然香港的中心地帶都可以讓予大陸，那麼將處於中港邊境的落馬洲河套區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又有甚麼奇怪？這樣的處理方式實在非常可怕。我非常希望我在危言聳聽，想得太多。第四個預警，就是以後邊境禁區，可以隨意交給任何商業機構管理。主席，在現時的實際情況下，根據《公安條例》，香港的禁區一般是由香港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等政府部門管理。但是，在"一地兩檢"的安排下，西九龍站口岸將會由誰管理呢？

在管理邊境禁區時，港鐵公司可能會遇上許多政治和政策層面的事，究竟它是否有足夠經驗及能力，與內地官員磋商及打交道呢？究竟未來港鐵公司遇到具爭議性的問題時，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面對內地政府，維護香港人的權益呢？主席，這些問題全部不清不楚。在這些問題上，特區政府根本是在推卸責任，把維護香港人權益的職責交給港鐵公司。除了"不負責任"，我想不到有其他合適字眼可以形容我們的特區政府。主席，談到"潛水"及不負責任，我要作出第五個預警，便是當《條例草案》令香港憲制出現根本性改變時，我們今天在立法會竟然看不到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出席，前來的只是運房局局長。主席，特首可能認為運房局局長的能力非常高，能夠以一人抵擋整個立法會，單身一人便足以解釋我們現正討論的如此複雜的憲制問題。但令我擔心的是，究竟特區政府是否認為這次"一地兩檢"安排只是單純的交通安排，沒有任何法律事項需要處理呢？如此重要的憲制改變，律政司司長竟然沒有出席，她在迴避僭建問題而"潛水"後，今次再次"潛水"，這才是問題的根本，主席。一個政府應該有擔當，一個律政司司長亦應該站在這裏接受我們的質詢，用她的法律智慧說服議員。但很可惜，前來立法會的卻是運房局局長。我沒有任何不尊重陳帆局長的意思，但既然有一名資深大律師擔任我們的律政司司長，為何現在竟然來了一名工程師呢？

可是，主席，正所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香港政府今天做的，其實是香腸戰術，把香港人的權益逐點出賣，到我們某天發現這些割地及削權的影響真的十分切膚，威脅到我們的實際權益時，可能已經太遲。

主席，我最後想提醒大家，特別主席本人，"一國兩制"的精神究竟是甚麼？"一國兩制"就是貴乎不同。當天正正因為鄧小平具備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胸襟，理解1980年代的香港人未必可以接受到內地那套制度，才會開創"一國兩制"，容許在一個國家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這兩套制度不單在經濟制度上不同，在意識形態及法律制度上也不同，而正正是這些不同，才孕育到"一國兩制"；正正是這些不同，我們才能夠在"一國兩制"下共存；正正因為這些不同，香港人才能夠安心繼續留在香港。可是，當兩制模糊起來，當兩制漸漸失去這條應有的界線時，我們又剩餘甚麼呢？無可否認，高鐵可能是一條便捷的鐵路；無可否認，"一地兩檢"會令高鐵變得更方便；但"一地兩檢"帶來的後患又是甚麼呢？它會令"一國兩制"更完善，還是令"兩制"這條界線更模糊呢？我們這次展現的，究竟是我們更具決心及信心說服香港人，"一國兩制"會屹立於歷史，還是會令香港人更憂慮，未到2047年，"一國兩制"已蕩然無存呢？主席，制度的建立是靠人來做的，而人就坐在這裏。今天我們每一位立法會議員，無可否認，在政治理念及立場上有顯著的不同；但我不相信今天任何一個在議會內的人會希望看到"一國兩制"失敗。可是，我憂慮的地方，正正因為我們對"一國兩制"的解讀及期望不同，令我們今天不能有效保障"一國兩制"。主席，我們今天每位的發言將來也會變成歷史。

實施"一地兩檢"不單將《基本法》打破一個缺口，亦凸顯剛才所說的一環扣一環的食物鏈，是多麼荒誕。我必定會反對實施"一地兩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梁君彥議員作為主席的橫蠻無理。我是在批評你，但亦因為你，導致我更堅決反對"一地兩檢"。我們說"三權分立"，香港為甚麼可以走到今天這一步？香港能夠成為一個相對安全、繁華，有法治的城市，就是因為我們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立法會有自己的職權，政府要依法施政。

但是，政府硬推這個概念的時候，卻告訴大家可實現"1小時生活圈"。

但是，我們看一看數據，原來大約只有18%的人會離開廣東省以外，大部分的目的地都是廣東省......

沒有高鐵，便不會出現"一地兩檢"。

我早前在多次發言中都表示，是有經濟誘因的。

但是，就所謂很多其他誘因，有"一地兩檢"和沒有"一地兩檢"的分別，又是否這麼大呢？我剛才也提到，如果今天這項《條例草案》不獲通過，我們進行"兩地兩檢"安排，或者我們之前說的"一地兩檢"在福田，對於整件事有多大損害呢？

但是我反對的最終原因就是要維護《基本法》這個大原則。

然而，我現在看到的是，無論議會、政府、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均有這種"我說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的態度，任何人提出任何意見也是"阻住地球轉"。

正如現時的《條例草案》亦如是，我們提出了很多法律觀點、不同的問題。主席，我必須指出，這不單是議員提出來的，其實是由香港大律師公會提出來的。

但是，政府沒有這樣做，仍然用一種橫蠻無理的方式硬推"一地兩檢"，而恐怖之處在於部分議員予以配合，令議會失去了監察的作用。

一如楊岳橋議員剛才所說，建立制度很難，但要破壞它卻很容易，我們現在正是看到制度被一點一滴地破壞。《條例草案》的目的正是在破壞制度，這是我反對《條例草案》三讀的理由之一。

很多議員反對進行三讀，反對《條例草案》，是因為《條例草案》違憲。說到違憲，我以為一定會由律政司司長進行辯護，為政府作出詳細解釋。

相信代理主席也記得，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均曾出席三數次會議，並在席上回答問題。但是，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原來官員甚至司長，竟然尊重法案委員會的會議多於立法會會議。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亦讓我們看到中央、香港政府和完全聽命的建制派，如何互相配合，一同閹割整個立法會，也看到他們如何在違反程序公義之下，強行通過一項被香港大律師公會、很多市民和法律界人士認為屬違憲的法案。政府亦無法向我們清楚解釋，並令我們信服為何可讓這項法案凌駕於香港的三權分立制度之上，以及衝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首先，我要指出這段說話與事實完全不符，但我也要清楚表明，我剛才其實也聽不清楚他在說甚麼，是同事為我重聽錄音及記下這段說話，但這話真的與事實不符。

政府認為周密、詳細而全面的過程，在很多人和議員而言其實一點也不周密、詳細、全面。所以，這也是我一定要反對三讀的原因。

如果局長真的有道理，可以理服人，又何需使用這種方法？

這當然也是反對三讀的理由之一。

既然所有事情也是預設，立法會不如把所有結果預設，日後政府要立法會通過法案，把結果預設便可以了，為甚麼要所有人陪政府當橡皮圖章？

議會應該是民意代表履行監察政府責任的場所，而不是一班服從強權的奴才展示忠誠的地方，不過是否要展示忠誠，也要取決於建制派議員有否發言。我不知道稍後有多少建制派議員可以在三讀階段發言，又或在主席的限制之下，是否有時間讓他們發言。或者主席可以像剛才縮減譚文豪議員發言時間一樣，將民主派議員的發言時間全部縮短，那麼建制派議員便有機會可以發言，表示他們的忠誠。如果再這樣不斷破壞先例，剝削議員的發言和議政權力，立法會變成一個不辯論、只通過的機器，那麼便好像我們剛才被迫喊出的口號一樣，真可耻！在一個如此可耻的狀況下，我們不可以支持《條例草案》的三讀。

我相信，這便是建制派或工商界代表非常強調的所謂優勢。

香港面向國際的優勢是建基於《基本法》對香港社會的保障，條文是清清楚楚羅列出來的，讓我們知道規矩，以及香港和內地在"一國"之下在法制上的分別。

對於中央政府一再運用釋法權力，在《基本法》中僭建超過我們所理解的內容，民主派已經十分不滿。

換言之，當從商和國際貿易朋友來港尋找商機時，他們仍可大致掌握香港的格局，我們稱之為"有跡可循"。

當大家皆不知道時，便正正使《基本法》對香港社會實施"一國兩制"的保障敲起很大的問號。陳帆局長當然一再指出，中央政府有憲制地位，自然可以通過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確認兩地政府的安排。

沒有具說服力的答案，便會讓人覺得《條例草案》粗疏，通過後會損害"一國兩制"的實施。

大家皆知道，香港在制度上的根本優勢便在於我們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系統。一個地方的法律系統對其他投資者或國家具吸引力，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法律系統有清晰、穩定及確定的脈絡，讓他們知道只要按照規則辦事，即使面對法律挑戰亦會按程序處理。不過，現時的《基本法》多了一道後門，而這道後門......雖然很多建制派議員說道，他們早已意識到會出現有關後門，因為我們是中央政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賦權制定小憲法而成立的特區，因此中央政府當然擁有無上權力。

不過，我要向收看電視直播的市民說道，民主派之所以反對，便是因為這最核心的問題。當然，大家會說道"一地兩檢"有很多好處，但無可奈何的是，正如陳帆局長也說道，在現時的設計下，高峰期是每天開出116對列車，但大部分均以短途班次為主，來往廣州南站、虎門、深圳北、福田。

特區政府或局長有否把這圖像清楚告知香港市民呢？

我的發言其實針對我反對《條例草案》的原因。我剛才指出了兩部分，一部分是本身效益的問題，另一部分牽涉香港長遠利益的問題。我想指出的第三點，是多位議員皆曾努力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但可惜的是，所有修正案均不獲通過。

即使我們要面對在香港行使內地的全國性法律，也要把影響減至最少，我相信這是很多普羅市民的訴求。

特區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否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為何呢？

即使他指議員的發言內容重複，但發言其實是議員的責任之一。我們要立此存照，清楚地告訴香港市民，議會不應這樣運作。如果議員在議會內發言的權利亦不受保障，那麼議會便不成議會了。主席有責任控制會議秩序，但卻無權剝奪議員的發言權利。

因此，我最後一項反對這項議案的理由，是因為我不滿意主席梁君彥議員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橫蠻無理及有權用盡。

民主黨反對《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終於到了《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三讀階段。

我認為，越早完成這次會議或許是好事，因為會議越長，只會將主席更多的濫權紀錄，一個又一個地刻在歷史的耻辱柱上。

我想藉此機會跟建制派議員說......
邵家臻議員，我提醒你，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

如你對他們有任何意見，可在會後與他們溝通。

邵家臻議員，請稍停。

美加的"一地兩檢"安排，美國在外只能行使拒絕入境權而沒有拘捕權。

代理主席，"誠信到用時方恨少"，要把人治包裝成法治，我明白特區官員真的不易為，但總不成硬要港人接受吧？中國民運人士陳光誠曾說過："不把民主送過去中國，中國會把獨裁送過來。"在我們未有能力改變中國之前，我們便須反抗中國的人治，制止獨裁的流弊滲入香港，因此，我會反對《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十分不幸，《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已經到了三讀階段，政府、建制派可能會認為大獲全勝，超額完成。

首次成功爭取在香港引入內地法律，而為了快速通過《條例草案》，整個過程錯漏百出。邵家臻議員很喜歡問候別人，我不知道他是正面的問候或是曲線的問候。他問候主席後便問候陳帆局長。我也想問候一個人，我想問候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女士。

當然，黃惠沖的回答比鄭若驊更清楚，但我經常說，"做戲要做全套"，今天我們整個過程最大的爭議便是關於《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其他相關條文。

我在三讀發言應該解釋，為何在二讀和全體委員會通過後，《條例草案》仍然有我反對的地方。除了解釋反對三讀的原因外，《條例草案》在二讀、全體委員會審議過程的問題仍未解決、未能釋疑，因此我反對《條例草案》的三讀。此外，在二讀和全體委員會階段，存在的程序不公問題亦是我反對三讀的原因。因此，我會在以下部分解釋為何經過二讀和全體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我們仍不覺得《條例草案》變得更清晰。政府雖回應了問題，但仍未能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過程中釋除議員的疑慮，而且更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過程中違反公義。基於這3個原因，我反對三讀。

在三讀後，只要《條例草案》生效，內地法律便可以在特區範圍內的一部分有效，讓內地執法人員在屬於香港特區範圍內的內地口岸區執法。因此，這項《條例草案》顯然違反了《基本法》，尤其第十八條。

所以，如果我們投下贊成票，便是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亦違反了《宣誓及聲明條例》，違反了自己聲稱所擁護的《基本法》。因此，不論投票結果是如何，民意是如何，只要我們是真心相信《條例草案》是違憲的，我們一樣會堅持到底，在三讀階段投下反對票。此外，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很努力嘗試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作出補救，包括提出修正案，希望修補《條例草案》下不清晰的地方、不足之處。因為我們知道《條例草案》即使我們在三讀投下反對票，也是會通過的。但是，我們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的過程中，並未能處理這些不清晰的地方。例如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旨在加強對在內地口岸工作的香港人的保護，究竟政府有沒有聽到這點。為何這些旨在釐清條文意思，保障港人權益的修正案也全部要反對？別說我仇視內地執法人員那些修正案，即使這些修正案被否決後，放在我們眼前、即將三讀的《條例草案》，仍不能保障在內地口岸區工作的港方人員、仍然存在很多不清晰之處、甚至是前後矛盾。因此，我們絕不能夠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甚至不能清楚說明內地口岸人員是否有權進入非內地口岸，內地人員妨礙港方人員執行職務是無須負上刑責的。內地口岸人員因為《條例草案》的漏洞，可以進入非內地口岸區，更可以任意妨礙港方人員執法。因此，放在我們面前的是對港人極度不利的《條例草案》。這也是導致我不能在三讀時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除了修正案不獲通過，以致《條例草案》仍然千瘡百孔，令我們不能支持三讀外，《條例草案》仍然有很多缺陷，而這些缺陷其實是否不能夠彌補呢？其實政府是可以做些工夫去彌補的，但政府在法案委員會審議之後，沒有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提交任何修正案，以解決我們所指出的問題。這亦是我不能在三讀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這些缺陷包括：《合作安排》內多個詞語含意不清晰，包括附表2多幅圖則內沒有就多個重要位置標示出坐標。政府本來是可以做工夫去補救的。我們在二讀及全體委員會階段提出這些問題，政府不願意從善如流，不提出修正案。例如《合作安排》下維修保養、環境管理的定義，在《條例草案》主體列明列車供應商及信號系統供應商與港鐵公司簽訂的合約，屬於《合作安排》第七5條所述的合約，為香港法律管轄。政府只要提出修正案，為圖則裏不清晰的地方加上坐標即可。

我提出了爭議、提出的憂慮、提出擔心內地執法人員越界，沒有法例規管的問題。然而，局長只是放下8個大字——如果真的出現，會跟——"中央跟進，嚴肅處理"。這個就是這個政府要通過《條例草案》的態度。另一個不能夠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釋疑的疑問，就是內地法律的定義。現時政府不能夠解釋，亦不肯明確承諾，內地法律是否只包括明文法規。政府官員只不斷強調，市民進入內地口岸便要遵守內地法律。但是，從來沒有回答我們，對於內地執法人員凌駕明文法規的行為，是否屬於內地法律？如果內地執法人員作出凌駕明文法規的指令，香港市民是否應該遵從呢？政府逃避回答我們這些問題。

因此，內地執法人員無論如何都是對的。內地執法人員要市民執行的指令是否一定不會錯？事實上，今天政府的回覆亦顯示了政府日後，在真的發生我們所說的問題時會如何處理。

大家不妨進行一項民調，看看市民是否相信這8個字：中央跟進，嚴肅處理？《條例草案》的整個審議過程都是不公義的，是草草通過的。在早前的法案委員會，我當然責怪葉劉淑儀議員限制議員的提問時間，但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

由於所有階段都要限時完成，結果政府在過程中毫無誠意去清楚解答議員的問題，也無意釋除我們的疑慮。立法會的功能本應是制定法例，議員應該要就政策辯論，而訂定法例的過程亦應該包括議員檢視法案的問題，議員和官員共同改良法案，是使之更為完善。這是我們過去的立法會二讀、全體委員會的目的，但今次審議《條例草案》時，大家發覺完全不是這回事。因為我們沒有辯論的機會，我和建制派的辯論機會都沒有。

我要送6個字給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我真係恭喜你。今天他們煉成了兩把絕世殺人武器，一把刀和一把劍。這把劍叫作"三步走"：《合作安排》、人大決定、本地立法，以後做任何事都可以用這把劍。另一把就是刀，這把刀是主席用的，就是審議法案期間限時辯論，甚至在二讀也限時，以後你們"贏晒"，天下無敵。當天陳淑莊議員說"一地兩檢"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更兇惡、更兇險。我當時也不太同意，但到了今時今日，我非常同意。因為第二十三條只是一條"惡法"，但今次"一地兩檢"煉成這兩把殺人不見血的兇器。這個"三步走"及主席任意限時表決，是可以無往而不利，殺了所有香港人也可以。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閱讀了這篇文章，我當天起床，便看到這篇文章，看畢這篇文章，我已無法言語，接着分享了這篇文章。我想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最後一段，那段談到作為法律從業員應如何看待法治，如何看待法治被一片、一片地撕開、被傷害，看着法治在市民的手中被搶走。法治本應是最卑微的一件事，當然法治需要很多市民一起保護才能存在，但同時，法治也在保護所有市民、地方和制度。法治不會分階級、種族、性別和背景。

無論政府或法定機構均有制度，包括立法會本來也有制度，有法可依，但為甚麼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時候，卻會淪落至這種地步？我認為整個審議過程最令人失望的地方，是看到法治、"一國兩制"、《基本法》由大家一起創造、守護，及至現在被摧殘；另一個令人感到可惜的地方，是立法會失去了文明。文明其實不應是困難的事，我相信文明與讀書無關，但不知為何，當我們審議《條例草案》時，卻看到文明慢慢離我們而去。今天我的發言是想清楚表達，我不會支持《條例草案》三讀。

因為即使今天《條例草案》三讀通過——很明顯，《條例草案》會毫不意外地以大多數三讀通過——但今天我們審議《條例草案》後，接下來仍要進行很多工作，這也是我不支持《條例草案》三讀的眾多原因之一。例如陳帆局長在過去兩次的會議上，仍無法提供很多資料，仍然採取"拖字訣"。

究竟局長和建制派有多想與大家溝通呢？

當然，我在迎接"一地兩檢"這件事之前，亦曾做有關深圳灣口岸區的功課，並翻看很多人的發言。

當然，代理主席，如果《條例草案》通過後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又或現時那宗上訴案件有甚麼新進展，屆時釋法又可以順勢而行了。

身為法律從業員，當你看到有關宣誓案作出的那種釋法，可以說是開創先河，好像主席梁君彥議員處理會議一樣。本來釋法是要解釋《基本法》的一項條文，但有關宣誓案的釋法不但一併解釋香港的《宣誓及聲明條例》，更一併處理大家有否資格參選。代理主席，這種也是"三步走"，真的很厲害......

我現在說我為何反對，在二讀甚至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也是針對我的修正案發言，以及我如何看待失效條款，希望你可以確認一下。我本來想花多些時間說說第8條，不過，我花了較多時間談論第7條，因為我直接向陳帆局長指出我刪去第7條那部分的內容。即使我們今天三讀通過《條例草案》，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當中包括請政府和港鐵公司首先解決自身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不想重複我之前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說過的內容，但因為我的修正案被否決，意味着將來如果出現問題，我們便要根據香港法例第86章成立調查委員會。例如申請或發出的逮捕令甚至是檢取令皆不會在內地口岸區生效，我相信他也心知肚明，屆時他在某程度上已經脫險了。

代理主席，今天會議來到這個時候，"一地兩檢"似乎一定會通過。但是，在落實時是否好像通過《條例草案》來得那麼順利，我真的抱有很大疑問。對我而言，過去多個日子，我亦不覺得政府有充分解釋違反憲法的情況，到頭來只是告訴大家，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至高無上的。其實政府就修正案的很多事情也未有交代清楚，當然，我不會就修正案發言，因為辯論在10小時後便遭腰斬。但是，我也提醒局長，即使在香港駐軍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規管，也有香港的法庭處理不同的情況。但是，現時這些內地執法人員有哪幾種，我們沒有決定權；內地如何管制他們，我們又不知道，究竟日後會出現甚麼情況？

我不知道你看過那段法例沒有，但經常用這種邏輯說不會有事，是行不通的，因為《駐軍法》也提到，如果他們犯事會如何處理。所以，我們說的其實合情合理，也合符邏輯。不過，因為所有修正案也被否決，我當然不會支持三讀。最後，我其實不甚認識陳帆局長，我記得11月時，坐在我對面的還是前任司長袁國強，是否連袁國強司長也吃不消呢？

自從今年1月31日，進行首讀及二讀後，《條例草案》經過3個月的法案委員會審議，以及這兩個星期恢復二讀及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現在已到了最後的三讀階段。我發言代表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三讀，並且通過。綜觀世界，各地均積極發展高速鐵路，可見是大勢所趨，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則，高速鐵路是高運載量的集體運輸交通工具；二則，它屬於環保交通系統，不是燃油車輛，有助避免排放廢氣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2016年公布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已經將2008年的"四縱四橫"擴展至"八縱八橫"的高速鐵路主通道；預計到2025年，中國高速鐵路系統網絡將長達38,000公里，是世界之最。為把握高速鐵路帶來的商機，自由黨支持香港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連接內地的超級高速鐵路網絡，以促進香港未來的發展。事實上，在開通後，高鐵香港段將把香港連接至華南區域，以至全國鐵路網絡，屆時香港往來內地主要城市的交通時間，將會大幅縮短，日後由香港到廣州、上海和北京的時間，將會縮短一半至七成，有利加強中港兩地經濟商貿及社會各個範疇的聯繫，鞏固香港作為中國南大門的策略性地位。去年自由黨進行隨機電話訪問，成功訪問1,200多位受訪者。當中接近七成認為"一地兩檢"的安排，對體現高鐵的效率最為重要。有超過六成受訪者贊同高鐵香港段採用深圳灣"一地兩檢"的模式，容許內地檢查人員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的出入境、清關、檢疫及刑事執法等相關法規。而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舉行了兩次公聽會，出席的個人和團體代表約共200多人，他們絕大部分認同高鐵對香港重要，以及會為香港帶來裨益。而社會主流意見亦支持高鐵實行"一地兩檢"。上月我有機會使用深圳灣口岸，這個口岸採用了"一地兩檢"的安排，相對其他"兩地兩檢"的口岸，無疑較為便捷。作為過境旅客，"一地兩檢"安排是較為理想的。現時高鐵西九龍總站與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主要分別是，前者在香港境內執行，後者則在內地境內執行。就在西九龍總站內建設內地口岸區以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內地境內執行的權限範圍已清楚註明在法例上，相信能夠幫助釋除社會上的疑慮；何況，香港的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高鐵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市民仍然可以自由選擇其他跨境交通工具。但是，不支持"一地兩檢"的人士作出了種種恐嚇市民的言論，提出例如"割地兩檢"、"隨意門"、"忽然失蹤"等說法，又或指"一地兩檢"令《基本法》失效，甚至牽扯到銅鑼灣書店事件等。自由黨認為這些都是欠缺事實根據的猜測，是不負責的言論。而事實上，縱使有這些恐嚇言論，普羅市民仍不為所動，由始至終支持高鐵盡快落實"一地兩檢"。主席，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香港應該把握機會。

受害的，是因為工程而遭毀家滅村的菜園村村民。即使被人以暴力收地，他們仍堅持不遷不拆，最終過萬名香港人在舊立法會大樓外參加反高鐵、守護菜園村的集會，圍繞舊立法會大樓苦行。很多"80後"示威者面對着警察的胡椒噴霧，仍堅守在舊立法會大樓外。在2010年，村民曾以為只要他們團結一心，便可令政府改變初衷，但政府卻不為所動。之後，高鐵工程因為政府急於提交撥款申請，前期工程馬虎，出現超支及延誤，而政府卻與港鐵公司聯手隱瞞，直至傳媒在2014年"踢爆"事件後，他們才被迫公開情況，但仍是前言不對後語，以一個又一個謊言來欺騙香港人。立法會民主派議員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徹查超支及延誤的原因，但被多位在席的保皇黨議員否決，而由政府成立的三人專家小組，亦迴避責任誰屬的問題。超支及延誤的成因至今仍疑點重重。無論是政府或港鐵公司，無人需要問責，而受害的是香港的納稅人。在2016年，議員與市民團結一致，嘗試阻止立法會通過就高鐵超支及延誤作出撥款，但政府卻沒有理會程序，透過操控議程，把撥款申請繞過工務小組委員會，插隊提交財務委員會。當時的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和代理主席，民建聯的陳鑑林，阻止議員提問或提出動議，以配合政府粗暴通過200多億元的超支撥款。前議員陳鑑林當時說自己手執《議事規則》便可以很離譜。今晚，還有數小時，由建制派、保皇黨透過制度暴力來把持的立法會，將會通過這項"割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造成自1997年來最大的傷害，亦為反高鐵抗爭帶來最壞的結局。2018年，香港人感到失望，部分人甚至感到麻木，好像被專權的政府打壓得毫無還擊之力。我想指出為何我要反對三讀這項"割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那是因為在整個審議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根本沒有回應議員的多項質詢，包括政府至今仍未能清楚解釋"割地兩檢"如何符合《基本法》。

就連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都被政府、主席認為是違反《合作安排》，因而不被接納，那根本就是為了廢除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審議法例的權力。"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本地立法——將會變成香港法治倒退的一步。所以，香港人感到憤怒，亦感到失望。其實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成立開始，立法會過去一直賴以運作的種種規則，其實已蕩然無存。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草率、粗暴地審議《條例草案》，而為了滿足北京的要求，更不惜把主席的權力用到極致，濫用到極致。她不許議員和官員以一問一答的形式進行質詢環節，把審議時間縮短至每人一分鐘，對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又不加理會，更阻止議員提問，完成審議條文後，竟可跳過附表，直接進入審議修正案階段。

如果一名議員連《基本法》也能破壞，覺得"割地兩檢"有無數不能解開的謎團，但仍可視而不見，他們又怎會把立法會規則和主席手冊中審議法案的規則看在眼內？到了提交立法會會議的審議階段，我和其他民主派議員為了令"割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損害減至最低——我多次強調那是嘗試力挽狂瀾——提出不同的修正案，希望可藉着這些修正案，改善《合作安排》中的不足之處。但是，將"裁決不容質疑"掛在唇邊的主席閣下，你為了所謂的死線，便任意把我們提出的75項修正案，裁減至24項，更引入限制辯論時數，把整個審議的限時設定為36小時，然後再任意劃線。

全體委員會的主席最初明明說有22小時的審議時間，最後卻連10小時也沒有，突然劃線，說劃就劃，說改就改。全體委員會階段明明容許我們無限次發言......

在較早前的發言中，有人質疑民主黨也舉辦高鐵團，而親建制派的報章也說，如果民主黨愛國愛港，為何要反對高鐵呢？他們很明顯跟蔣麗芸議員一樣不明白。其實，真正愛國愛港的議員應該看得到《條例草案》為何如此具爭議性，這是因為它違反《基本法》，將西九龍總站地下從香港的管轄範圍抽走，明明位處西九龍，卻把它說成是內地。如果要向小學生解釋，他們不會明白，大學生也不會明白，明明地理上屬於香港，為何會說那裏是內地呢？現在好像變魔法一樣，透過《條例草案》就可以將一個地方變走，明明地址和地理上是香港的西九龍，卻可以把它說成是大陸地區，實行內地法律。

其實，這件事真是十分匪夷所思的。《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在香港不會實施內地法律，除了附件三所列的法律外，不會將全國性法律引入香港實施。但是，我相信就這項《條例草案》，今晚大家也會不擇手段地讓它獲得通過，在它通過之後，其實是把內地法律引入香港，為內地法律、全國性法律引入香港打開了一扇門，這才是所有應該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需要群起反對的，為甚麼呢？如果大家真正相信《基本法》、擁護《基本法》、支持特區"一國兩制"，我們不可能隨便打開這道門，隨便將內地那一套制度跟香港這套制度，以及將內地界線和香港界線含糊化，或將香港的界線收縮。不過很可惜，今天在座很多說自己愛國愛港的人，基本上樂於變魔法，樂於假裝看不到這項《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

當《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之後，其實還有很多手尾，沒有人會知道將來是否還有下一次，局長能否保證不會再有下一次？在香港的範圍，不論是西九龍、東九龍、新界東、新界西或港島，會否在別的名目下，又再被挖走一些範圍，然後又引入內地法律？

主席，做了一次，會否再有下次？我想局長無法擔保，雖然他叫大家對政府有信心，對特區政府有信心，對中央政府有信心，真的是講求一個"信"字。很多市民也擔心，政府這次這樣做，下次也會這樣做。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國兩制"很快便會完結。

主席，我重申，民主黨反對這項《條例草案》，是因為我們堅持要維護真正的"一國兩制"，我們不容許隨便打開後門，引入內地法律，不可以隨便將香港割去一部分。那裏明明是香港，卻被說成是大陸，這是一個掩眼法，這個魔法令我們的"一國兩制"原則變質、變形，令香港不再是香港，這是我們最大的憂慮。

希望你可以回答，這件事不會再發生，香港的界線不會再收縮，不會再找一個地方，然後隨便告訴我們，這裏是內地，不是香港。我們很難過，因為香港將不再是香港。主席，我已向你表示過我的抗議，現在三讀的時候，我要再說一次，今次就《條例草案》的整個審議過程，以及你主持這兩星期的會議，是程序不公義。

主席的權力不可以濫用，不是無限擴大。所以，對於你這種主持會議的方式，剝奪議員的發言權，民主黨作出嚴正抗議，這個程序不公義，將會記錄在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裏。

實際上，你慢慢變成一名暴君，在通過這項《條例草案》的時候，我們看到主席這樣濫權，立法會已經淪陷，的確令人非常傷心難過。
主席，此時此刻，不禁令我回想起2010年於舊立法會大樓，我們一群朋友，包括當年是議員或尚未出任議員的建制派同事及一群民間朋友，支持盡快興建高鐵。我們通過撥款後，經歷了很多困難，高鐵終於竣工，現在只差"一地兩檢"，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老實說，主席，反對派一開始已反對興建高鐵，他們把高鐵妖魔化和政治化，可說是有一種ABC——逢中必反的心態。

也許他們覺得香港市民與內地的距離越遠，他們的發展便會越好。

說回"一地兩檢"，其實民意很清楚，所有民意調查均支持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效率不容置疑。

說到法理，當然，香港是法制社會，我們堅守"一國兩制"。有關"一國兩制"，很多人也引用江澤民的一句說話——包括朱凱廸議員——河水不犯井水。

如果將香港和國家完全割裂，等於把井完全密封，沒有地下水供應，井便會乾涸，香港便沒有前途。因此，"一國"和"兩制"之間絕對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們要以一種發展觀看待。"一國兩制"並非要我們築起一道牆圍繞自己，而是要發揮我們的獨有優勢，令香港有更好的發展，並且配合國家的發展，令香港市民可以分享國家和香港同步發展的成果，這是實踐"一國兩制"最重要的方向。有同事把"一地兩檢"形容為內地的政治圖謀，剛才有同事說是"打開了一扇門，引入內地法律"。我必須在此澄清，也必須在此說清楚，立法會今天所作的正是為了把關，我們就是知道"一地兩檢"對民生和交通很重要，所以這次才會以制定《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方式，讓部分內地法律在高鐵西九龍站的關口實施，並非隨便讓內地可以突然佔據某幅土地，絕對不可能，我們需要有嚴謹的本地立法和審議過程，今天我們正是經歷這個過程。這樣做也凸顯了"一國兩制"的優勢。如果永遠把香港和國家割裂起來，正如有些人以"割地兩檢"來形容，只因他們存在這種思維。當然，反對派亦以大量危言聳聽、捕風捉影的手法，正如鬧出既可笑又令人發怒的"釘書機"鬧劇，就是一個例子。其實，所謂法理的問題，我覺得是信心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地兩檢"，誰最吃虧？其實中央沒有所謂，香港可以不要"一地兩檢"，不要踏上國家發展飛騰的列車，甚至隔鄰的深圳可能會暗地裏偷笑，因為中國的南大門會由香港遷往深圳，香港便會失去發展機會。因此，沒有"一地兩檢"，究竟是香港的損失還是誰的損失？

說到底，是信任和不信任的問題。如果有市民對"一地兩檢"在西九龍站仍然有擔心，他們可以選擇其他交通工具，他們可以觀察。正如當年很多人也對深圳灣口岸很擔心，恐怕會有混亂和不清不楚的跨境執法情況。

看回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背後仍然是極度的不信任。

主席，我發言當然是反對《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三讀。

公民黨在10年前其實已經質疑"一地兩檢"的概念。在這10年間，我們一直追問政府有關"一地兩檢"的憲政基礎，但政府從沒答覆。甚至早在2007年，未提出"一地兩檢"前，代表法律界的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審議《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時，就已經提出這種模式不可以在香港複製，因為這是會違反《基本法》的。

按照"一地兩檢""三步走"的步驟，先由香港政府與內地簽訂《合作安排》，把高鐵西九龍站部分地區變成內地口岸區，取消香港法例、取消香港法庭對香港司法管轄區的應有權責，繼而引入內地法律和內地司法管轄區，並經人大批准。大家看到過程當中每一步也是不符合《基本法》，每一步也是違憲，每一步也是沒有法理基礎的。在審議《條例草案》的程序中，政府提出法案的唯一憲制基礎，就是所謂的人大《決定》，但我們已經指出，人大《決定》也是需要遵守《基本法》的，因為《基本法》是一套全國性法律，由人大頒布，人大也不可以作出違反《基本法》清晰條文的決定。在審議過程中，政府嘗試解釋《條例草案》並沒有違反《基本法》，大致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內地法律和內地司法管轄區只會在內地口岸區使用，即並非於全港實施，所以不會對所有香港人有着一般性應用，因而不干犯《基本法》第十八條。

第二，普通法司法覆核原則的相稱性驗證，更加不適用於這些《基本法》條文，因為有些《基本法》條文是不可以適度違反的。正如《基本法》第一條或第十八條，是絕對的底線，是不可以適度違反的。

就此，我想回應梁美芬議員的論點。她指我們只是不接受香港和內地合作，不理解中國制定的憲法和《基本法》等憲制秩序。她又指人大《決定》等於中央行使了國家主權角色。但我們已經多次指出，中央在回歸之前頒布《基本法》，《基本法》本身便是一部全國性法律，中央要在香港行使權力，也是要跟從《基本法》，並非有了人大《決定》便可以漠視《基本法》。梁美芬議員提出的論點也是流於表面的，她只提出人大憲制地位等論述，卻沒有實際探討究竟人大《決定》和《基本法》內容的真正衝突為何。其實，兩種制度的核心是不同的法律制度。

其實，我們當時也是就着如何在大灣區做到進一步經濟合作，以及在不傷害"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們的經濟、專業服務和金融服務，與內地官員進行了深入討論。所以，如果陸頌雄議員指我們逢中必反，想"扣帽子"，指我們凡與內地有關的事情也反對的話，那便請他先看清楚現在的時局。很多建制派議員站起來發言也只是說三數句，希望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他們也有一些指責民主派議員不懂法律、不說道理，說民主派議員"拉布"。但是，聽過他們的發言後，便會懷疑當中有多少人真正審視過"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

我們要捍衞現時香港的法治原則，捍衞香港的《基本法》、"一國兩制"，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在條例未通過之前說清楚，記錄在案的事情。主席這一次就二讀辯論和三讀，甚至是全體委員會審議設下時間表。這種做法確實令很多議員沒有機會發言，但議員發言是行使其憲制權力。

主席，來到《條例草案》的最後發言時間，我和公民黨，以及其他民主派議員的發言，市民聽起來可能覺得有點流於技術性、複雜和難以明白。而政府擺出的姿態，也說這是一個已經設計了很長時間的方案。人大、香港政府、主席和建制派議員最大的問題，是在漠視程序、曲解《基本法》，把人大《決定》當成說了算，這是最侵害香港的法律權利和保障的做法，用完全沒有憲制基礎的法案，打破"一國兩制"。兩個法律制度的不一樣、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其對香港人的保障、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全部也因為這項《條例草案》，在香港某個地方被完全打破。不過，我相信即使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和我的同事也會繼續堅守"一國兩制"，繼續守護《基本法》，繼續守護香港人在《基本法》之下應有的權利、自由和法治，因為永恆的警惕，是自由和法治的代價。所以，在今次審議過程中，我們已盡力警惕，防守自由和法治會被侵害，這個正正是我們發言和當議員的原因。

如果稍後的表決獲得通過，便可以為高鐵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立法會亦完成"三步走"的最後一步，香港接上全國高鐵網，亦走完最後一里路。主席，我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條例草案》。主席，時間有限，我簡短回應數項，過去多時在本會討論的論點。第一，就是不夠時間論。主席，剛才很多反對派議員發言都批評，主席你這次的安排，說你不讓他們發言，這麼重大的《條例草案》，沒有充分時間討論。主席，其實這些說法是以偏概全，只是再一次為他們"拉布"找藉口。道理很簡單，如果反對派真的這麼珍惜發言時間，主席，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你已經決定為這次辯論定下36小時的時限後，仍繼續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點算法定人數、擾亂議會秩序。主席，其實發生甚麼事，市民是看得很清楚。大家清清楚楚看到，反對派繼續"拉布"，透過不斷拖延，阻延本會處理這《條例草案》。主席，請不要忘記，立法會討論"一地兩檢"，以至高鐵通車，不是始於今時今日。這方面，我相信黃定光議員一定最清楚。翻查紀錄，黃議員早在2008年5月7日，已經在本會提出"落實一地兩檢"的議員議案。主席，接着2010年1月6日，財務委員會經過4次會議，合共16小時，我們通過高鐵撥款，當時已經討論"一地兩檢"如何安排。

當局漠視立法會的知情權，令立法會根本無法得到充足的資訊，市民無法了解實際的情況。

因此，梁美芬教授才有如此多發揮空間，可利用中國憲政系統嚇唬市民。

轉眼來到這個時刻，民主派的支持者當然知道在現時的形勢下，票數既不夠保皇派多，亦不能好像之前一般，以紳士淑女的方式暢所欲言，更不能一如前議員黃毓民、"長毛"、"大嚿"仍服務立法會的時候那樣，進行議會抗爭。民主派無法在是次戰役中獲勝，但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與我們一起記住3點。第一，我們要記得所有在之前及未來因為這項基建而受到傷害的人們。

他們當中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很多專業人士及"一地兩檢"關注組，有很多市民更由去年7月開始，前往不同社區進行相關工作。即使知道政府不會提供資訊，我們也鍥而不捨，每次都要追擊陳帆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要求他們回答問題、提交數字。很多人也沒有放棄，仍在繼續努力。最後，香港市民當然要記住無耻的人的所作所為，記住踐踏立法會議員發言權的梁君彥，記住一群只懂拿着去年撰寫的講稿不斷照讀，完全不稱職，只懂保皇的所謂立法會議員。記住這個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從維護香港人權利的角度着想，從來沒有從維護"一國兩制"、《基本法》的角度着想，專門與北京政府一起挖空心思，思量如何突破本來對他們還有少許約束力的《基本法》。請大家記住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我們總有一天會重新有力取回人民應有的主權，決定我們的公帑應如何運用，決定這個城市以至國家的未來。

代理主席，隨着合共24項由9位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被悉數否決後，我現在只能夠反對《條例草案》三讀。為何我反對《條例草案》三讀？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們現時這項《條例草案》不符合香港的憲制安排。香港的憲制在《基本法》寫得很清楚，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這是非常清楚的規定。

這種做法很明顯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然而，有關方面表示，由於這個只不過是香港一個局部地段，所以，並不算違反《基本法》。我相信，這種說法完全無法說服大家，亦完全有違於大家以常識來解讀一份法律文件時的理解。正如我們說一個人有自由，但他的心卻沒有自由，因為心只是人的其中一個部分。這種說法，我相信沒有人會接納，而實際上亦行不通。

至於最終它是否獲通過？我相信大家心裏有數。不合乎憲制是最主要的反對原因，但是，在這個議會，民主派議員都在想辦法，希望即使《條例草案》通過，也可有一些不太壞的情況出現；即使實施"一地兩檢"，也不至於太離譜。於是，我們的同事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其實，自從法案委員會審議開始，直至剛才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每當有議員提出如何改善《條例草案》，如何可以減低"一地兩檢"對於香港市民權利的侵害時，我們就會看到陳帆局長或其他官員總是回應指《合作安排》已經有仔細規定，已經訂明細節，所以，議員提出的建議並不可行。然而，我希望局長知道，有關"一地兩檢"的安排，甚至最初有關高鐵車站位置的討論，其實全港市民從來沒有參與討論或作出決定的機會。即使那些期待乘搭高鐵的市民，也都可能對現時"一地兩檢"的細節有意見，但是，過去他們都無從提供意見，無法影響《合作安排》的細節。舉例來說，我早在這個會議廳內說過數次，我們去年曾在教協內部進行調查，四成受訪者表示支持"一地兩檢"，但同時，有六成五受訪者認為政府必須進行公眾諮詢，否則，會削弱他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這便證明有很多市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不滿意。立法會可謂是市民唯一、最後可以有少許參與機會的地方，我們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盡我們所能將民間的意見融入各項修正案或化為發言內容，但結果，特區政府每次總以一份沒有"與民共議"的《合作安排》壓倒包含市民意見的修正案。這點令我們非常失望。代理主席，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曾經提到有關日落條款的問題。我對《條例草案》感到失望的地方，正如我在全委會階段發言時指出，我們既然用一種"租借"方式來處理"一地兩檢"，將香港一個地段租借予內地作為內地口岸區，那麼，自然應該訂有租借期限或者約滿或續約安排。如果說我們沒有任何這些方面的安排，因為這是永久性的租借，那麼，也應該有一個很清楚的說明。這個是處理土地租借的典型方式，是必須做的。局長在全委會發言回應時，曾經表示不認為高鐵有停運的一天，亦認為即使有突發情況，《合作安排》亦有機制處理，屆時兩地政府可另立文書，然後報請中央，最後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案。

代理主席，局長所指的《合作安排》的機制，其實涉及3個步驟：兩地政府協商、報請中央及本地修例，我相信這不是一天半天或一兩星期便可完成的事。假設高鐵因為一些事故而預計在一段長時間之內無法繼續營運，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及內地執法人員的保存便失去了認受性，這就是《條例草案》所導致的問題，所以，我現在說的是《條例草案》整體的問題。而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有責任盡快解決這認受性危機。《條例草案》一方面賦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有關條例]"，以相對便捷的行政手法處理法例的生效時間，但另一方面，卻沒有針對法例失效的處理機制作出對等安排。代理主席，另一個具爭議性的地方，其實也是我剛才提到，整項《條例草案》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合乎憲制安排。由於它不合乎憲制安排，所以曾經有某行政會議成員建議下不為例。

如果再出現這種情況，我們的《基本法》和憲法底下的憲制安排會否陷入危機？

"她又說："就算最終在開通的時候未有'一地兩檢'也有其他折衷的方法，例如'車上檢'、'兩地兩檢'等。

可是，8年後，換了兩屆政府，"一地兩檢"已成為唯一的做法，連原本設在福田的關口也被取消了。

現時沒有計劃，是否代表將來也沒有計劃？這說法並無完全否定將來還可能再次用這種做法。

剛才我們處理修正案時，我很希望譚文豪議員那項非常溫和的修正案能夠通過，可惜並未獲得接納。

代理主席，在今次的會議上，我相信令大家非常傷心的不單是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將會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很希望你或大會主席不要再重複這種做法。我們都知道即使梁君彥不使用這些方法，《條例草案》最終也會獲得通過，那為何要用上這麼差勁的方法？

經過今次《條例草案》的審議和辯論過程，我們看到反對派為了反對廣深港高速鐵路的"一地兩檢"安排，不但以負面及不信任的態度質問政府，更不斷提出一些不可能發生的情境恐嚇市民，製造恐慌。然而，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根據多份民調的結果顯示，大多數市民均支持"一地兩檢"安排，因為交通暢順快捷、通關便利，已成為世界潮流。反對派議員想方設法反對"一地兩檢"安排，不惜抹黑高鐵，正是反潮流的做法，不切實際，自然未能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了。代理主席，當香港還在就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爭論不休時，對岸的澳門和珠海，為了方便旅客，已在港珠澳大橋的珠海澳門口岸區開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即"兩地一檢"。做法是將兩地的關口合併在一起辦公，取消兩地關口之間的行人通道，無論是e-道還是人手查驗通道，均只須排一次隊，憑有效的證件，在短距離通過兩道閘口，便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手續。這樣可以大大縮短旅客過關輪候的時間，十分便民。隨着"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香港須設法融入發展的大潮中，因此政府有責任在保障"一國兩制"的前提下，設計出實際、便捷的通關模式以方便旅客，這是大勢所趨。高鐵西九總站的"一地兩檢"安排正是其中一項合乎香港法律制度的務實便民措施。"一地兩檢"並非甚麼新鮮事，深圳灣口岸早已實行在內地範圍租借部分區域予香港以作為香港口岸區，實施香港的法律，自2007年啟用至今，已10多年，一直運作暢順，從沒發生越境執法的問題。

代理主席，現在有不少港人在內地工作和生活，並於假日前往內地旅遊，而香港本身亦是亞太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不少海外及內地旅客均經香港轉機、轉車或轉船前往內地和各海外城市公幹或旅遊，去年已有接近6,000萬人次的旅客訪港，而平均每年亦有接近8,000萬人次香港人前往內地旅遊、探訪親友或營商等。

此外，為方便市民，香港入境事務處亦積極與一些海外國家推廣e-道互通，目前南韓、德國及新加坡均接受香港市民直接以護照使用e-道出入境......

由此可見，無論是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抑或其他便民過關的模式，只要是以人為本及合乎情、理、法，大家也應該支持，而政府亦應該繼續推行。有反對派議員要求"一地兩檢"只此一次，下不為例，這點是由他們提出的，對嗎？這是短視的想法，大家應該將眼光放遠些，繼續積極研究創新的優檢模式，唯有這樣，香港才能保持區內交通樞紐的重要地位。我相信只要政府秉承"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方便市民利益為出發點，則未來香港還會有更多的優檢模式，而"一地兩檢"只是其中一種而已，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將其妖魔化，更不要繼續製造恐慌了。我相信只要政府秉承"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方便市民利益為出發點，則未來香港還會有更多的優檢模式，而"一地兩檢"只是其中一種而已，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將其妖魔化，更不要繼續製造恐慌了。

正如香港的立法會所制定的法例，立法會議員是否也須遵守？難道當立法會作出的決定明顯違反法例時，我們也可以"大晒"般去執行呢？

我們早在10年前便已指出"一地兩檢"無法在香港實施，因為有違《基本法》。

我們之所以反對"一地兩檢"安排，是為要維護"一國兩制"；我們反對"一地兩檢"，是因為我們認為現時的做法，等同"割地兩檢"。因為根據國際經驗，即使是"一地兩檢"的模式，任何一方也不會放棄其司法管轄權或刑事管轄權。

我發言主要為駁斥反對派的觀點和歪理，而在作出駁斥前，我亦要指出，要廣深港高速鐵路發揮最大效益，便必須"一地兩檢"配合。

事實上，"車上檢"並不可行，而"福田檢"亦是十分惡毒的建議，因為表面上是為了高鐵通車，但實際上卻為了扼死高鐵。主席，多位反對派議員剛才提及法理及《基本法》作為依據。

"割地論"必然涉及"港獨"思想，他們仍公然違憲。他們表面上說道要維護《基本法》，但實際上，他們卻先行破壞《基本法》，並且以《基本法》作擋箭牌。如果他們認為最大爭議點在於法制及《基本法》有關條文，他們其實無需提出24項修正案，建議提早通車、延遲通車，諸如此類。

他不斷提及過往的反高鐵氣氛和情緒，希望挑動當中的人站出來成為他們的一部分。歸根究底，他們只想延續反高鐵情緒，千辛萬苦也只是為了阻撓高鐵通車，實質理由欠奉。

同時間，大部分反對派議員已在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時道出他們的理據，各人也有15分鐘發言。

我覺得今天反對派是"今天反到底，明天霸頭位"。事實上，他們將來很大機會會乘搭高鐵。

"我希望主席協助帶領我們盡快通過《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

主席，我不如先說"拉布"。2009年，政府和大陸在立法會做了一場戲，當時的政府要求把高鐵延伸至香港的心臟。

現在是"爛仔"，全部也是"爛仔"，冠冕堂皇的"爛仔"，政府是"爛仔"，法案委員會主席也是"爛仔"，官員也是"爛仔"，還說甚麼紳士淑女。現在一個擲"菠蘿"的政黨可以成為新貴、行政會議成員，那些擲"菠蘿"的人可以獲大紫荊勳章，那些拍馬屁、"擦鞋仔"的人，可以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和局長，這當然好，高鐵快點通車，讓他們可以上去享盡榮華富貴，出賣香港人......

"林鄭"昨天多有官威，而且根本不理會議員的提問，不要以為是民主派，即使建制派問她樓價的問題，她理也不理。

大家細心想想，為何當年鄧小平要把《基本法》搬出來，為何說要50年不變？大家還記得在八九民運後，香港人心惶惶，面對九七，香港人選擇移民。鄧小平當時才把《基本法》拿出來，還說得很清楚，要保護香港不能改變。他說河水不犯井水，定下清楚的政策，便是大陸做的一套不可以、亦不應該搬來香港。這便是香港能生存至今，還有人會來投資，股票和樓市仍會暢旺的最主要原因。

舉出來的都是西方民主國家，我多麼希望我們今天的對象是西方民主國家，但大陸有沒有民主？

但是，看看大陸的工人，所有的權利也沒有，不能罷工，沒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人民是可以被黨壓着來要錢的，不要在這裏說假話。如果有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由所有中國人民以"一人一票"選出來，它才會真的好像他們所說的英、美、法般，可以實行"一地兩檢"。可惜不是，可惜我們看見李旺陽、劉曉波、王全璋、劉霞的遭遇，我們看見的是全中國人也覺得醜陋、一塌糊塗的政權，香港人看了也會很擔心。

主席，香港人之所以反對"一地兩檢"，理由很簡單，便是因為香港社會不容中共大陸的法制。一般大眾認為，中共大陸是沒有法律的，甚至指他們朝令夕改，人民無所適從。當然，這評價不單基於我們久遠的記憶，由1989年至今，而3年前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也令大家質疑中國大陸有否法律。這說法其實是指中共是有法院和法律的，只是大部分人皆認為，中共的法院或法律機關是為政治服務，作為政治工具，更準確的說法是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服務的工具。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解釋為何我們明確反對在香港設立"一地兩檢"內地口岸區，將香港司法管轄權雙手奉上，把腎臟割予內地。當然，可能有建制派議員不同意，認為這是片面的理解。讓我花少許時間解釋中國大陸的法制。中國的法院分為4級：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當然，有時候會成立特別的軍事法庭，但卻不常見。雖然內地設有4級人民法院，但中共的法院持一項基本原則，就是"由低從上"。意思是，在判案時，各級法院的法官並非根據案例、事實、陳辭及審訊而最終作出裁決，而是每個步驟皆須根據上一級法院作出的最終決定。大家可能會問道："這不是代表有程序和系統嗎？

整個過程也不存在我剛才所說的審訊、陳辭、裁決的基本步驟，而是先有決定，才展開聆訊的。不過，更複雜的一點，是這過程往往有兩類特別人士參與：第一，是政治部部長或相關人員，以及第二，黨支部人員。法院設有黨支部，這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一地兩檢"獲得通過，在面對於內地口岸區發生的任何法律訴訟時，香港人便要面對這些奇怪事情在香港境內發生。

因為歸根究底，香港社會不容中共大陸法制。大家或會指我的言論是基於我片面的理解。

在1990年發生一宗案例，是中國憲法史上首宗震憾司法界的案例。大家以為中國大陸會邁向司法化。

我希望大家明白內地口岸區不實施有關國際公約所帶來的遺禍。

事實上，我們一直所爭取的普選便是從公約引申出來的，公約及《人權法案條例》應該包含普選權。

當然是香港人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遠見，我們太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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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政府可以就此制定一項簡稱為"反干預法"的條例，我相信大家會更感安心。

主席，我的發言稿原本寫了很多說話，一開始要批評你閣下主持會議是如何專橫，如何剝奪了議員的發言權利，不過，意義是否很大呢？主席，我在議會20多年，我可以告訴大家，我這次發言心情很沉重，我希望我的天父能夠保守我把觀點清楚說出。因為以往的其他議題，例如政改拉倒了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對比我們現時討論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通過，對"一國兩制"、香港或國家的傷害，是無法比擬的。主席，我只是希望我能夠說清楚以下的論據，或者懷着赤子之心，期望全能的上帝能夠改變歷史，或者將來讓最高的領導人經過深思熟慮下，作出撥亂反正的決定和修補。

我認識到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而這次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根據特區政府所說，這不是釋法。全國人大可以釋法，因為根據內地的法律，全國人大可以解釋其制定的法律，包括《基本法》。但是，我相信政府一定問過內地的專家或內地最權威的指示，才作出宣示，即人大常委會這次有關"一地兩檢"的協議、安排等決定，並非釋法；而人大常委會只能釋法，不能修改法律。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訂明香港不能實施內地法律。究竟人大常委會同意的協議、安排的這項決定，會否違反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當中訂明不能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的條文呢？

但是，我們人微言輕，即使我們做錯亦只影響香港。但是，如果國家的體制容許中央透過指示特區制定這項法律，而又容許香港立法會訂立這項法律，便會衍生出更重要的憲制問題，便是中央是否有些人——我不知道甚麼人——可以膽敢指示香港政府，變相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凌駕於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之上呢？這亦會衍生一點，國家最新掌權的領導人指我們要有一個大方向，便是依法治國。如果有些人不依法治國，做錯決定，以致我們稍後可能會通過《條例草案》，我只希望最高領導人可以想想這是否依法治國。

主席，說得宏觀一些，"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是為了香港，也是為了令全世界相信中國走向文明，令人相信我們有進步、是正在前進的。當然，鄧小平先生當時透過《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希望讓台灣同胞能夠在放心的情況下，考慮和平統一的問題。主席，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今晚這樣子通過《條例草案》，讓香港的某個地方違反《基本法》而實施內地法例，這種《條例草案》的安排有以下十大惡果。

如果我這番說話，能夠令中國有權力的人聽得明白，我已經盡了我作為香港議員關心國家發展的一點責任。主席，如果今晚我的上帝接我回天家，我也會含笑離開，因為我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將在"一國兩制"下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那種惡劣影響說清楚。

主席，我代表新民黨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三讀。我身為在立法會已服務了10年的議員，我確實看着高鐵興建，並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的宏大工程，特別是立法工作終於走到最後1里路。當然，仍要通過一些附屬條例，也有工程要繼續進行，只要局長負責的鐵路工程不"甩轆"，我們期望在9月乘搭高鐵往內地。這《條例草案》確實充滿爭議。

他們以護村護老為由，反對清拆鄉村興建高鐵，亦就賠償問題有所爭議。不過，經中央與特區政府這10年來的努力，披荊斬棘，高鐵終於終點在望。

我覺得他們的發言不單對內地充滿偏見或歧視，甚至帶有非常不健康的敵視，甚至仇視。這反映出多位發言的議員根本目光短淺如井蛙。

至於"一地兩檢"安排是否違憲，主席，我沒有法律資格，本來不應由我回應有關安排是否違憲，特別是否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不過，由於我是有關法案委員會的主席，在近3個月時間內曾主持約45個小時的會議，加上18個小時的公聽會，我聽了很多指摘"一地兩檢"安排違憲的發言，亦聽了政府的多番解釋。

而這些基本的分歧，主席，也不能由我所主持的法案委員會或在今晚可以解決。當然，我不是鼓勵市民隨便申請司法覆核，但就這個法律問題，如果最終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的話，也只可在法庭上解決。我們的反對派議員知道現時外面有人支持他們，但他們面對着電視機的發言，其實是誤導市民，把他們相信的東西當作是絕對的真理，不斷在社會上散播恐慌，把內地公職人員視為生人勿近。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恐怖，為何每天仍有數十萬人前往內地工作、消閒或做生意呢？所以他們的言詞對"一地兩檢"的安排非常不公道，並有嚴重誤導社會之嫌。

主席，首先，我感謝大家，讓我可以在一個平靜的氛圍下發言。就廣深港高鐵，以至"一地兩檢"的優勢，以及對香港的長遠貢獻，是鐵一般的事實，相信大家心裏都明白，無須我再次複述。主席，總結三讀辯論，我只有兩個感想。第一，守護《基本法》，守護"一國兩制"，並非一小撮人的專利。特區政府，以至中央，對尊重國家憲法，對尊重"一國兩制"的方針，尊重《基本法》，擁抱法治的堅持，較反對議案的一方更為執着，更有承擔，更有決心。第二，就反對議案的擔心和憂慮，歸根究底，源自不同信念，以及信心的落差。信念難於改變，但信心，我們可以互勉。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赤誠之心，以開放的胸襟去理解"一地兩檢"，去親身體驗。我深信，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最後，主席，我懇請在座議員，用自己的良知投票支持《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